會議現正進行中，請各位議員肅靜，舉止亦須保持莊重。我再次警告，若議員仍在座位上叫喊，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我們已經在本月15日收到港鐵公司提交的報告。報告指出，禮頓建築有限公司的其中一個分判商向港鐵公司的陳述，其內容與禮頓向港鐵公司作出的陳述不相符，而禮頓對於該分判商的指控強烈否認，港鐵公司則未有就此事情作出任何意見。根據港鐵公司當天就此事另行向路政署提供的資料，路政署認為事情或會涉及刑事成分，因此已將事宜轉介警方跟進。政府現階段不會就此事評論。至於報告的其他內容及技術性資料，路政署和其他相關的部門深入審視，有需要時會要求港鐵公司澄清資料或作進一步補充。路政署亦已要求港鐵公司委聘第三方獨立專家進行負重荷載的測試。與此同時，行政長官已於6月12日宣布決定按本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就事件進行獨立及全面的調查，以釋除公眾的疑慮。一港鐵公司在本月15日提交的報告，並無交代港鐵公司前線人員，在發現工程質量問題時，沒有及時向董事局及政府作出通報的理據。路政署已提醒港鐵公司作為沙中線工程的項目管理人，必須繼續嚴格遵行其在委託協議下的責任，包括確立所有相關的事實，並確保沙中線工程的質量。二港鐵公司受政府委託進行沙中線工程的設計、建造和試運行。根據港鐵公司與政府簽訂的委託協議，港鐵公司須確保這些委託工作能達至一個專業而在合理的期望下應所具備的技能和監督水平，包括須確保工程質量達到要求的標準。路政署在其監察及核證顧問的協助下，負責核實港鐵公司有否遵行該公司在委託協議下作為項目管理人的責任。路政署與監核顧問有定期派員巡查沙中線項目工地，一般每月巡視6至8個合約，而紅磡站合約則每隔約3個月進行視察。但是，由於路政署擔任上述監察和核實的角色，實質上是"核實監督者"，即核實港鐵公司是否有按指定要求執行相關的程序；路政署一般是不會在施工現場巡查關鍵檢查點，有關工作由港鐵公司負責。在結構安全方面，視乎工程是位於政府土地或租契土地內，沙中線工程的設計和建造由不同的機制監管。但是，不論何種機制，對工程在結構安全方面的要求，也需要與《建築物條例》有關監察工程制度方面的要求看齊。

政府與港鐵公司自2014年6月起，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工程進度的季度報告，並出席小組委員會會議，回應議員的提問。沙中線項目仍在進行，當工程完成後，港鐵公司須向政府提交所需文件及竣工報告以供審核並確認。此外，在有關工程移交給政府前，路政署將聯同其監核顧問和相關政府部門參與港鐵公司的竣工前驗收工作。

主席，除了紅磡站外，近日，同屬於沙中線的土瓜灣站及會展站，均先後揭發有工程不合格的問題。當然，除了承建商外，港鐵公司及政府的監管也可能出現問題。主席，我想問局長，除了主體答覆指出在2014年年中採取過措施外，在獨立調查委員會及警方調查有結果前，政府會採取甚麼措施，重拾市民對鐵路工程及基建工程的信心呢？
主席，多謝謝議員的質詢。就鐵路工程的監管，基本上政府一直進行3個層面的監察工作。首先，由路政署署長主持的項目監管委員會每月會舉行會議，以檢討項目的進度，包括設計、建造及試運行，並會對相關的採購活動、招標後的成本控制、有關合約申索的處理及與項目有關的關鍵問題，進行監察及討論。港鐵公司每月會向路政署提交進度報告，匯報沙中線項目的最新進展及財務狀況。此外，路政署一名助理署長級的人員，每月都與港鐵公司的總經理及項目經理舉行項目統籌會議，處理在設計、建造及環境等方面，對於項目的進度及時間表或有潛在影響的事項，以及與其他項目的銜接事宜。第三，路政署兩名總工程師級同事，每個月均與港鐵公司的工地督導人員，就主要的土木及機電工程舉行項目進度會議，了解和查閱各合約的最新情況。

我現在要問陳帆局長，你會否考慮問責下台；如果不會，原因是甚麼？

其後，我們的同事在9月15日及16日兩天均不斷與中科公司有關人士聯絡。

政府於去年就《長遠房屋策略》提交的周年進度報告，把本年起計的10年期內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定於六比四，而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28萬個。然而，政府至今已覓得的用地在未來10年只可提供23萬7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另一方面，近年公屋輪候冊申請人的輪候時間不斷增加，而資助房屋單位售價跟隨熾熱樓市水漲船高，令市民難以負擔。

主席，就郭偉强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經諮詢發展局後，我現綜合答覆如下。

然而，香港房屋委員會最近討論相關課題時，部分委員對現行定價機制可否更有效照顧申請人的負擔能力曾表達意見。政府留意到市民對於居屋的定價是否與他們的負擔能力脫節表示關注，行政長官最近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間時已表示會親自了解這課題。至於小蠔灣車廠用地的上蓋發展方面，作為多管齊下土地供應措施的其中一環，發展局一直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探討現有鐵路相關用地的發展潛力。根據港鐵公司的技術研究，該發展可於中長期提供不少於14,000個單位及相關社區設施。

相關的分區規劃大綱草圖於2018年3月29日至2018年5月29日刊憲供公眾查閱，城市規劃委員會稍後會進行公開聆聽會。政府理解社會上對公營房屋的訴求，並會在籌劃發展項目時一併考慮。小蠔灣用地現時批予港鐵公司用作鐵路工場和維修車廠，進行上蓋發展也必須確保工場和車廠維持正常運作，以支援鐵路服務。上蓋發展的房屋類別及比例，以及是否需要增設小蠔灣鐵路站等發展細節，有待政府及港鐵公司進一步研究和商討，當中需要考慮車廠運作和上蓋發展的銜接事宜、地契條款事宜、財務和實施安排、港鐵公司作為現有土地承批人及鐵路車廠營運者如何參與等因素，大原則是以符合公眾利益，而且切實可行的方式，適切地釋出用地的發展潛力，回應市民對住屋的殷切需求。於2018年3月刊憲的分區規劃大綱草圖說明，把小蠔灣車廠用地劃作上述"其他指定用途"後，日後在這地帶內擬議進行任何商業/住宅發展，均須向城規會另行提交發展藍圖，以取得規劃許可，屆時會列出用地的商業/住宅比例和房屋類別比例，供城規會考慮。

我想問政府究竟何時才會研究把資助公營房屋的售價與市價脫鈎？

我們在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及很多場合中均已指出，現行的資助房屋定價機制基本上已考慮了市民的負擔能力，亦可就折扣率作出適度的調整。行政長官亦清楚表明會親自了解有關情況，稍後亦會盡快作出決定。我相信在這前提下，也許應讓政府團隊有更大空間，待得出決定後盡快公布，相信大家屆時將有詳細的認知。我現時不能就此作出太多評論。

主席，我的具體補充質詢是，當局會否制訂一個較具彈性的供應比例機制，例如按5年的供應量周期，因應社會上公私營房屋的供應進度，就供應量作出適當的調整？

所以，連達到60：40這個目標比例也需要繼續努力的情況下，若把目標比例提升為70：30，將更屬可望而不可即。當局的態度是，會盡最大努力，而且無論過往或現在，我們均與發展局有多方面的合作。例如我們曾把一些原本規劃作私營房屋發展的土地，轉作興建公營房屋之用，並就已覓得的210幅土地進行規劃工作，藉以提供更多房屋用地，部分用於建造公營房屋。所以，整體而言，我們必須在公營房屋及私人樓宇兩方面作出平衡。

現時社會上有不少人提出興建組合屋，又或謝偉銓議員早前曾建議在公屋加建樓層。政府會否就這些非傳統的額外增加房屋供應的方法，優先在財務和政策上作出特別的處理，又或交由專責部門跟進？
在公營房屋緊絀的情況下，當局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多項過渡性房屋和社會房屋舉措，希望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的居住情況能得到改善，並紓緩其困境。所以，就組合屋甚或謝偉銓議員提出在公營房屋額外加建住宅單位的建議，我們正努力考慮。事實上，鄭議員早前已曾與房屋署的同事開會，就有關建議進行深入的交流和研究。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會按既定目標及市民的訴求繼續努力。

我在6月6日的會議曾提出書面質詢，問及私人房屋用地的供應。發展局在當時的答覆中提到，小蠔灣車廠發展項目屬中、長期發展潛力土地，但卻沒有直接回答有關熟地儲備庫的問題。這次郭偉强議員進一步問及利用小蠔灣車廠發展公營房屋的可行性，但局長答覆仍然是差不多。據我所知，雖然東涌線仍採用擁有權模式發展，即上蓋物業的發展權屬港鐵公司所有，但小蠔灣車廠不在此列。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政府完全有權取回這片熟地，無論是作公私營合作發展或全數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對滿足基層市民住屋需要均無疑是一件好事。我想再次詢問政府，為了達到10年建屋目標，會否採取更主動的做法，包括盡快建立熟地儲備庫？

現時小蠔灣車廠用地是以私人協約方式批租予港鐵公司，以作鐵路工場和維修車廠之用，批租年期由1995年至2050年。

所以，就着小蠔灣車廠用地，不論是政府土地或已批租土地，我們均持有非常正面和開放的態度。至於熟地儲備方面，眾所周知，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正在進行諮詢，就短、中、長期的土地供應選項諮詢市民，並希望聽取大家的意見。我們希望在社會取得共識後，能就土地選項達成共同的理解，減少不必要的爭拗，從而令當局更加順利地進行有關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可就此向我們提供更多意見。

關於首次置業計劃，政府預備在今年年底撥出土地，在安達臣道推行試驗計劃，而在首次置業計劃下出售的房屋，將計入私人住宅物業的供應量。我想詢問政府，除了撥出土地，當局會否有更加大膽的舉措，例如由市區重建局擔當牽頭的角色，提供推行首次置業計劃所需要的土地？

無論如何，政府團隊內由特首以至我們每一位官員，均相當關心市民的居住情況。若有任何符合公眾利益，以及可紓緩輪候公屋人士困苦情況的建議，我們均會考慮。
局長其實無需多說，他所提及的亦非甚麼報章報道，而是市建局行政總監昨天表示，將會考慮把馬頭圍道項目的單位以低於市價發售。

每當我們要求政府調整此比例時，局長往往推說恐怕會影響私營樓宇的供應。

我相信政府若願意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比例，日後無論要進行多麼大型的土地供應辯論，均可讓市民更加認同有需要增加土地供應以發展公營房屋。

然而，我希望在此重申，按照10年房屋需求推算，我們需要在未來10年提供28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但至今覓得的土地只足夠讓我們建設237,000個單位，我們仍然欠缺興建43,000個單位的土地。所以，我們當下的目標是要追趕這個落差，我認為在能夠趕上這個落差後才把供應比例調升，是較為踏實和負責任的做法。

政府於上月宣布推出為期3年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為輸入海外及大陸科技人才實施快速處理安排。

根據局長在主體答覆提供的數字，在數個人才入境計劃下，內地居民獲批的比例平均超過九成。

政府把關不力，而僱主根本無法向政府提供未能在香港聘請本地人才的證明，又或是輸入人才的薪酬，根本低於香港同一職位的平均月薪。政府在主體答覆中沒有提及相關的制度改革，又或是實際措施，具體針對這些問題，堵塞有關漏洞，因而令這些計劃有機會成為內地人取得居留權的工具。

我想透過主席詢問政府，曾否進行統計和評估，本地大學STEM畢業生的人數、去向和競爭力，然後針對性引入所需的內地人才呢？

要更有效留人才，說到底，就是要為他們解決子女教育、醫療等問題。據我所知，珠海政府甚至設有專責部門，為高科技人才的配偶解決在當地就業的問題，可說是照顧得無微不至。而一河之隔的深圳，亦有一個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以增強科技人才的認同感。我想問，在留住人才方面，香港會否推出一些更具吸引力的措施？若會，具體做法如何？政府有否監控申請來港的科技人才的情況？

主席，我理解國際學校越來越多......

我主要想問局方，計劃由創科署批出配額，政府如何可以增加透明度，防止濫用？

根據今天《南華早報》的報道，創科署曾向數碼港及科技園公司諮詢，計算現時及預期的需求。當記者追問時，創科署回應指其實未作正式研究，只是基於日常接觸作出粗略估算，沒有任何文件及數據可提供。

據報，有不少近年落成的住宅樓宇建有窗台、裝設玻璃幕牆、在外牆裝有裝飾組件，以及把冷氣機及渠管設於外牆隱蔽位置。該等設計特點增添保養維修工程的困難，例如施工位置不能從室內到達。部分樓宇的外牆不能搭棚，因此在外牆進行工程時需使用較昂貴的吊船，令業主的經濟負擔加重。此外，吊船因外牆設計問題而無法接近施工位置，因此工人施工時需將身體伸展至吊船外，加上吊船隨風搖晃，增加工人從高處墮下的風險。

政府亦了解到樓宇外牆設計對外牆工作安全的重要性，有關部門正積極跟進。

況且，外牆用料亦令工人難以搭建棚架，因為大部分的外牆位置都沒有足夠的石屎牆身讓工人安裝狗臂架，以致維修工人有時候被迫在外牆不適合的位置搭建棚架，這樣對工人造成很大的風險。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指出，屋宇署在2016年年初已實施措施，要求設置相關維修的配套設施作為其中一項先決條件。

主席，為何有那麼多"要靚唔要命"的"怪則"或"奇則"的設計呢？這些設計導致外牆維修出現很多困難，例如未能搭建棚架，即使勉強搭棚，亦做不到要安裝3粒爆炸螺絲的最低標準，實在很危險。萬一發生意外，負責的工程公司甚至工人也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因為他們違反了《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的規定。就使用吊船方面，我想告訴主席和局長，其實會有很多問題，因為第一，現在新建樓宇很高，一般有四五十層樓，即使低層風亦很大。

維修一部冷氣機......

我的補充質詢就是，政府過去批出這麼多"要靚唔要命"的"怪則"、"奇則"，你們會否承認當時的指引是有問題的，甚至是因人為失誤，而導致今天這種情況？你們會如何作進一步補救？

主席，這項主體質詢是問，政府會否修訂相關法例，令樓宇設計變得更維修友善。

我想請問副局長，這次檢討修訂的法例，除了工作平台外，會否一併考慮那些固定的、不能開啟的大幅玻璃幕牆，以及外牆反光物料等？這不單是職業安全，對維修人員也是一項友善設計，而且亦涉及光污染問題。

主席，我想副局長應該不太"熟書"，因為我們早前已與副局長屬下的秘書長到過地盤視察。就這個問題，其實工聯會已跟進很長的時間。我們知道，現在新的指引要求要設有安全維修通道，以保障工人安全。我的補充質詢是關於現在有些新落成的樓宇已經變成了計時炸彈。因為它們是在過去數年間才落成，以致設計所限，一定要使用吊船來負載一些很重的物件，吊掛在外牆外，包括了冷氣機的主機。

主席，我明白議員關心此問題。

局長在主體答覆指出，勞工處負責執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安全帶及其繫穩系統的分類與使用指引》等。

我們現時所擔心是，當局在2016年制訂了所謂《設計指引》，但2016年之前落成的樓宇現時又如何呢？

主席，我不是專家，屆時真的要讓專家看看究竟是由下而上、由內而外還是由上而下哪種方法來處理種種技術的問題。我明白這是有一點難度的，因為諮詢專家可能涉及費用的問題，這亦是我們和各界人士所關注的。

主席，我認為我們的展示品與今天的會議有關，因為我很希望主席能英明領導，不要濫用《議事規則》，以及要妥善執行《議事規則》。

范議員，我已作出裁決，請你把展示牌收起。

主席，據報，警方於前年在一間道具公司內搜出大量據稱用作電影道具的紙幣複製品。該公司的東主於上月被裁定管有流通紙幣的偽製品罪成，判囚4個月，緩刑兩年執行。有電影業人士對該判決感到憤怒及震驚，並指當局從來沒有就複製紙幣的法律規定發出清晰指引及進行宣傳，令業內人士誤墮法網。

主席，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03條，任何人在任何物質上，以正確或不正確的比例複製任何香港流通紙幣或其任何部分，必須經香港金融管理局書面同意。

統籌科並擔當橋樑角色，於昨日安排業界代表與金管局及警方舉行會議，作直接交流。出席會議的業界包括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香港電影導演會、香港電影副導演會、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及香港電影製作行政人員協會的代表。會議就現時使用"道具鈔票"進行拍攝須作出的申請手續及須遵守的條款作出了說明，並由警方解釋一貫跟進後續工作的安排，包括儲存、銷毀"道具鈔票"的要求及監控措施，以釋除業界的疑慮。會議各方亦致力討論如何加強業界對相關守則的理解，務求在切合業界訴求和有效防止罪案中取得適當平衡。其中，為進一步便利業界理解指引的要求，金管局會提供中文版的申請指引。金管局並已將申請指引上載至金管局的網站，方便閱覽。統籌科的網站亦已附有相關連結。金管局稍後會在申請指引附上"道具鈔票"的尺寸範本，列出"道具鈔票"設計和字樣必須有異於真鈔之處；指引亦會夾附申請表格，方便申請人填寫。三電影道具屬於影視製作的專業。根據統籌科的了解，雖然現時有不少道具公司為業界提供各種不同的道具，但大部分電影製作所需的道具均是由個別電影的美術指導，因應該電影的拍攝需要而購入或特製而成。由於道具種類繁多，而個別製作對道具要求各異，由政府劃一規管和設立規範制度不符合成本效益，亦會窒礙業界的創作。現時，使用道具鈔票或改裝槍械作拍攝用途均已有既定的申請程序及指引，有關當局就個別製作發出批准許可前考慮的因素亦有所不同，難以劃一處理。就個別的道具，例如仿造政府人員委任證或部門徽號，統籌科亦會協助業界取得相關部門的同意，以確保有關物品不會侵犯版權。統籌科亦會繼續就着各種不同的其他個別個案，提供適切的支援，協助業界解決拍攝疑難。
主席，從政府的主體答覆可見，它認為自己過往完全沒有做錯，只提出要加強和便利業界對此事的理解，但其實它過往是立即拒絕業界提出申請的，甚至有一段時間不容許業界提出申請。政府現時想簡化程序，我今早與業內人士再作商討，並提出以下兩點建議，希望政府再作考慮。第一，是既環保又無須銷毀"道具鈔票"，並可支持業界的做法，就是由政府提供一定數量的"道具鈔票"，並由統籌科儲存在某些地點供業界借用。業界可以通過某些責任人借用，然後再歸還政府供日後使用；第二，是參考外國例子，若業界符合某些標準，便可以豁免手續繁複的申請，或只須作簡單通知後，便可以使用一定數量符合標準的"道具鈔票"。

據我了解，金管局在2017年年底曾收到數宗申請，但當時由於有數宗偽鈔刑事案件正進行調查，所以金管局為了審慎起見，便回覆暫時不接受申請，但在回覆中忘記寫上"暫時不接受申請"。

此外，我同意涂謹申議員說要向前看。

此外，我想指出，"道具鈔票"只是製作道具的其中一個項目，統籌科過往收到的業界查詢個案中，其實只收到10多宗是關於"道具鈔票"，可見統籌科過往主要是協調外境拍攝的工作。至於其他道具，例如制服、部門徽號或證件等，我們亦會繼續做好統籌、協調角色。在製作方面，正如業界在昨天和過往數星期向我們反映，他們不介意繼續依循現有制度，他們主要想清楚知道指引和申請程序。就此，我們是做到的。
主席，我留意到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有關複製香港流通紙幣的規定，但對於這些規定，例如要求尺寸要比實物大五分之一、小五分之一或要有"水印"等，其實最終會令電影拍攝失真。

就着有關指引，正如我提到，詳細的申請程序和指引已經上載至網站。

所以，我鼓勵業界多使用這個渠道，而統籌科亦願意擔當橋樑角色，聯繫業界和相關部門。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不會擔當製作"道具鈔票"的角色，其實市場上已經有供應。

因此，就着這方面，我們會留待業界繼續處理，而業界在昨天的會議和過去數星期的溝通，也表示滿意我們的答覆，並會循着這個方向繼續合作。
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四段表示，"金管局會提供中文版的申請指引......並已將申請指引上載至金管局的網站......統籌科的網站亦已附有相關連結"。這些措施是剛剛推出的，換言之，在此之前，金管局的網站並沒有中文版指引，而且統籌科的網站也沒有相關連結。當有人提出申請，當局便回覆不接受有關複製香港紙幣作道具的申請，局長今天澄清，這是暫時的，但暫時也是有問題的，難道因為有案件便暫停所有拍攝嗎？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由於之前如此不清不楚——這是政府也承認的——即使有人想奉公守法，按法定程序申請，其實也相當艱難。

陳議員提到涉案人士犯法的問題，並問政府或相關部門是否有責任。我首先想指出一點，提出檢控的決定，是由警方根據律政司的法律意見，並且視乎案情和證據而提出的。我們知道現時涉案人士已經準備提出上訴，所以就這方面，我不會多作評論。

我不是指單一案件，我是說在剛才的處境下，如果有市民不能夠做足這些工夫而犯法，政府是否負有部分責任？

首先，我想澄清一點，我們的法例要求或申請指引絕對不是針對業界推出的。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我們過去看到有市民因為"道具鈔票"而蒙受損失，所以有制定法例的需要，以在協助業界和保障市民之間作出平衡。

陳議員剛才提及，過去為何統籌科沒有相關指引或網站沒有相關說明呢？我想指出，我剛才在回答跟進質詢時也曾提及，過去業界提出拍攝外景或其他方面的訴求比較多，就製作"道具鈔票"，我們過去只接獲13宗查詢而已，我們亦已即時將個案轉介金管局處理，所以數量方面其實不算多，我們過往亦有作出跟進。正如涂議員所說，我們向前看，我們要再做好一些，我們已在金管局網站和統籌科網站提供相關資料。

我們有責任說清楚條例的申請程序和指引，我們在過去數星期和昨天的會議均已作出相關動作。

但是，我要提醒政府當局，有關"道具鈔票"的問題，涉及的不僅影視界，也包括教育界，可能大家會感到十分奇怪，我特別是指特殊學校。我接獲部分特殊學校老師的求助，因為他們擔心誤墮法網。

當局除了回應影視界方面的需求，其實也要留意特殊學校的需求。我留意到金管局上載的"複製香港流通紙幣作道具鈔票"列明，申請人要提供的其中一項資料是"電影或電視節目名稱"，亦即是說，不適用於學校，即現在學校沒有申請途徑。

據我所知，金管局在過去10年接獲的600多宗申請中，大部分是用作教育或教學用途，所以金管局在這方面會作出適當處理。

所以，局長剛才也說，過去申請數量很少，但我們從電視及電影卻看到很多這類場面，說明業界過去有點無所適從，有些人不知道要申請；有些人知道要申請，但覺得很難獲批，所以選擇不申請。

我相信在昨天的會議上，很多關注點已得到澄清及了解，業界亦很願意守法，循規蹈矩，尊重社會的需要。

當然，我們會繼續跟業界及馬議員緊密聯繫，如果業界要求，我們會持開放態度。

會議廳內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會議現在繼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請作答。何啟明議員，請提出主體質詢。
據報，上月有一間公司進入自動清盤程序並遣散一百多名員工。

由於該公積金計劃獲強積金豁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未能提供協助，而受託人只建議他們要求清盤人盡快提交有關資料。關於公積金計劃的規管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現時有多少個獲強積金豁免的公積金計劃；是否知悉目前分別有多少名僱主和僱員參加該等計劃，以及它們的累算權益總額；二現行法例有否規定清盤人須在某時限內把清盤公司的公積金計劃戶口資料送交計劃受託人；如否，政府會否就此立法，以期加快有關程序；及三會否研究立法把公積金計劃納入積金局的規管範圍？
代理主席，《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的目的，是為僱主自願成立的職業退休計劃設立註冊制度，確保這些計劃受到妥善規管，以及為退休計劃下承諾給予僱員的退休計劃權益可如期支付增加確定性。任何僱主如果營運屬《條例》管限的退休計劃，必須向職業退休計劃註冊處處長，即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申請註冊或豁免。當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在2000年12月1日開始實施時，《條例》下的註冊計劃及獲豁免計劃可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例》，向積金局申請豁免受強積金法例的規限。就質詢中提到的一間公司自動清盤個案，事實上，積金局自5月17日開始收到受影響計劃成員就其註冊計劃內的供款的查詢後，已即時聯絡受託人、第三方管理人及清盤人，敦促他們盡快處理受影響計劃成員的查詢及權益支付的安排，包括要求受託人立即提供專屬的電話熱線，讓受影響計劃成員查詢他們戶口的資訊，以及安排受託人聯同積金局和清盤人與受影響的計劃成員會面，為他們提供一站式服務。積金局於5月31日應立法會議員的建議，與約40名受影響的計劃成員會面，以了解計劃成員的關注，並向他們解釋積金局的跟進行動。受託人亦已於6月13日聯同積金局及清盤人與計劃成員會面，向他們簡介取回權益的程序及辦理有關手續。就何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截至2018年3月31日，總共有3,358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當中3,149個是職業退休註冊計劃，而209個是獲豁免的計劃。在這3,149個職業退休註冊計劃中，有4,955名僱主和327,911名成員，涉及約3,029億港元資產。至於209個獲豁免計劃，他們一般為海外當局註冊或批准的離岸計劃或非以本地僱員為主的職業退休計劃。獲豁免計劃並不需要向積金局提供相關資料。二《條例》並沒有規限清盤人在某時限內把清盤公司的公積金計劃戶口資料送交受託人。

在一般情況下，清盤人會先收集有關文件及成員資料，然後盡快處理和核對。在取得成員同意計算的遣散費金額後，清盤人會將有關資料交給有關受託人，以安排遣散費的抵銷和發放成員的資產。整體來說，清盤程序會按照《公司條例》進行。完成個別工作所需要的時間則需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在《條例》下，註冊計劃必須遵守就資產、受託人、投資、提供款項要求，以及其他與核數及精算檢討及向僱員披露資料有關的規定。註冊計劃的資產必須與有關僱主的資產分開。

代理主席，法例已訂明註冊計劃的資產必須與僱主或計劃管理人的資產分開。在資產分開後，有關資產便不會受僱主結業或破產所影響。

清盤個案的情況各有不同，有關程序的處理速度須視乎個案的個別情況而定。因此，就清盤人須在時限內提交個別資料予第三方而立法，亦未必能加快有關程序。事實上，清盤人一般由專業人士擔任，例如律師或會計師等，他們有其專業守則須遵守。此外，清盤人對委任他們的債權人/成員負有受信職責。清盤人亦可能須就失當行為負上法律責任。因此，我們認為現時對清盤人的規管是足夠的。

不過，如果一如局長所說般無法修例，那麼當局有何方法確保清盤人在公司清盤時可盡快和及時把有關資料交予受託人，以便讓工友盡快取回權益呢？

除剛才提及的職業退休計劃外，如果個案涉及拖欠薪金或代通知金等，法例亦已有條文保障他們。在有需要時，破欠基金亦會墊支特惠款項。

他們大部分都不是強積金計劃的成員，而是職業退休計劃的成員。

在有需要時，積金局亦會介入，與受託人及清盤人協商，協助受影響的員工。

當局可否縮短時間呢？

代理主席，我想跟進多位議員詢問的問題。據我理解，現時的困難是這樣的：當局在5月17日開始跟進此事，至今已過了約1個月，這是否正常的程序呢？

政府法案：首讀。
《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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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恢復《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梁繼昌議員先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對業界而言，《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將有助減輕他們的資本開支，可謂有益無害，所以，我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均表示支持。對政府而言，擴闊有關扣稅範圍的目的，是為了推動香港成為區內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並對香港知識產權業的發展，以及提升本港作為亞洲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地位，發揮積極作用。

所以，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我針對相關扣稅的原則、定義和操作等方面提出問題，尤其是"表演者的經濟權利"和"受保護植物品種權利"兩方面，局方需要清楚說明。我也關注另一問題，就是申請扣稅時，申請人可能未有真實反映所購買或出售的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對此，當局有何防範機制，以杜絕有關情況呢？

至於涉及關聯方的交易，稅務局會考慮相關的轉讓定價條款。如果有關個案顯示有避稅或逃稅意圖，局方則會考慮《稅務條例》下的反避稅條文是否適用。上述問題，中小企方面同樣會遇到，因此，須有清晰說明和理解。所以，我認為在立法後，特區政府有關部門須向業界作出詳細介紹，並且加強宣傳工作，也需要與業界緊密溝通聯繫，為業界解答疑問。這樣一來，相信有助鼓勵企業研究使用和購買更多的知識產權。業界認為，現今社會的營商環境充滿挑戰，而中小企面對的問題相當多，故此，擴闊稅務優惠範圍，的確有助創造有利企業研發創新的環境。我期望，當知識產權貿易在企業間發展成熟時，會有助企業轉型，邁向自主研發及建立品牌。代理主席，有關知識產權的政策能夠與時並進，當然是一件好事，同時，得到業界支持，政府更應加大力度推動其發展。

我非常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梁繼昌議員及其他委員的努力和全力支持，令審議工作順利完成。正如我們動議二讀時表示，《條例草案》旨在擴闊購買知識產權的資本開支的利得税扣稅範圍。現時，企業購買專利權、工業知識、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和註冊商標5類知識產權的資本開支，可以根據《稅務條例》獲得利得稅扣減。《條例草案》建議把扣稅範圍由上述5類知識產權增至8類。新增3類知識產權為：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植物品種和表演的權利。上述擴闊扣稅範圍的建議，有助鼓勵企業參與發展知識產權的商業活動，從而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內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地位。《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就購買知識產權的資本開支所提供的扣稅安排，將會涵蓋各項主要類別的知識產權。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條例草案》得到委員的普遍支持。此外，全部11個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書面意見的團體亦表示支持《條例草案》提出的建議。就剛才黃定光議員所說，要加強對業界的宣傳和推廣，這方面我們十分同意。事實上，為了支援企業，包括剛才黃議員所說的中小企，創造和使用知識產權，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免費初步知識產權諮詢服務，協助中小企更加認識知識產權和制訂有效的知識產權管理與商品化策略，以及推出知識產權管理人員計劃，支援中小企業建立知識產權人力資源、協助中小企管理知識產權，以及進行知識產權商品化等措施。另外，就黃議員剛才所提出，落實措施的時間為何會如此長，政府在2016-2017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有關措施後，隨即展開各項準備工作，並在2016年11月徵詢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原擬在2017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稅務扣減由2018-2019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起生效。換言之，只要任何公司的評稅基期在2018年4月1日或之後完結，在這評稅基期開始購買3種新增指明知識產權的資本開支均可獲得扣稅。稍後，我會在全體委員會階段動議一項簡單的修正案，把《條例草案》第52條中文文本中"布圖設計權利"一詞修訂為"布圖設計"，使有關表述與該條文的英文文本更為對應。法案委員會支持該項修正案。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我們將在全體委員會階段提出的修正案，讓我們能早日擴闊有關扣稅安排適用的知識產權類別，實施財政預算案的建議，惠及業界，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區內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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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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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4、6及7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已讀出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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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處理有修正案的條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會動議講稿附錄他的修正案。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條文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正如我剛才在恢復二讀辯論時所說，這項修正案旨在修訂第52條中文文本中的一個字詞，使到有關表述與該項條文的英文文本更為對應。法案委員會支持有關的修正案，我懇請委員支持通過修正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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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第5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5條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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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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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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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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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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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

有意就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建議就進出口報關費設200元上限。

正如財政預算案所述，政府的策略目標是把香港發展為高價值貨品的貿易、儲存、物流及分銷樞紐。雖然報關費目前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2016-2017年度約七成個案的報關費只是10元或以下。但是，某些高價值貨物在目前的機制下，仍須繳付相當數額的報關費。為每張報關單的報關費設200元上限，將減低高價值貨品進出口香港的成本，鼓勵貿易及物流業朝高增值方向發展，提升香港作為貿易樞紐的優勢。這項建議預計每年可為業界節省約4億5,800萬元，惠及約90萬個涉及貨值高於1,644,000元的物品的報關個案。政府報關費收入預計每年會減少約48%。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在本年4月表示支持政府提出的法例修訂建議。如果本決議案獲立法會通過，《修訂規例》會在2018年8月1日生效。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決議案早日通過，讓業界早日受惠於這項措施。多謝代理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其實政府動議這項決議案的目的十分簡單，純粹是就報關費設定上限，因為正如局長剛才在發言中指出，政府的策略目標是把香港發展為高價貨品的貿易、儲存、物流和分銷樞紐。據局長於其發言中表示，是次就報關費設定上限，將惠及約90萬個涉及貨值高於164萬元物品的報關個案，政府希望藉此鼓勵貿易和物流業朝高增值方向發展。

事實上，整個華南和華中地區均對香港的醫療服務有需求，近年甚至有很多內地婦女來港注射疫苗。有鑒於此，政府會否考慮把香港打造成為溫度控制藥物的倉存/分銷中心，並鼓勵國際大型藥廠在香港成立研發及分銷總部？又或政府可否提供土地，以發展專為溫控藥物而設的高增值物流服務？若政府有此願景，可否加強本港的藥物認證及藥物轉口至內地的服務？至於生物科技的研究方面，政府除了投入資源外，是否會推行一些相關策略？

另一方面，香港一直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中藥材貿易中心，每年進出口的中藥材價值數十億港元。既然政府曾表示有意發展香港的中藥業，則可否在認證方面作出配合，並為中藥提供高增值物流服務？

為了擴大減收報關費的效益，政府其實制訂有一套發展高增值物流業的策略，並從宏觀的角度探討發展整條產業鏈的可行性。

我們當然歡迎這家國際性商業機構來港投資，然而，由這個財團投得的這幅用地，究竟將來會否為香港帶來物流以外的好處？抑或只會令香港成為貨物中轉站，而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卻並非如想象般的大呢？

我記得政府在回覆我的一項查詢時表示，這90萬宗報關個案涉及518萬個項目，當中七成是機械電動設備或視像產品的零件，這些或許屬於高增值貨品；"服裝及衣服配件"，則只佔90萬宗個案裏的6.34%；"藥用產品"，更只佔0.4%而已。看完這些數字，我們不禁要問：香港過去之所以未能吸引這類高增值貨物進口，是否真的因為報關費昂貴？

如果是後者的話，則即使當局就報關費設上限，也不可能因此令香港發展成為高增值物流樞紐。

我提醒議員，這項擬議決議案的主要目的是就每張報關單的報關費設200元上限。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剛才胡志偉議員表示，要把香港發展為高價值貨品的貿易及物流樞紐，單靠為報關費設上限的措施並不足夠。我們絕對認同這觀點。事實上，政府正同時透過多項措施，支持物流業繼續蓬勃發展及朝高增值服務方向邁進，包括致力物色合適土地興建現代化物流設施；重點研究重建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空郵中心，以大幅提升其效率及容量。其實，運輸及物流業商機相當蓬勃，是其中一個獲重點推廣的行業。

代理主席，如果今天此項決議案得到議員支持，報關費設200元上限的措施將於今年8月1日起實施。我在此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讓業界早日受惠之餘，也鼓勵大家朝高增值方向發展。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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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議員議案。

在2018年5月2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與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有關、並已於2018年5月18日在憲報刊登的3項附屬法例。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更多時間進行審議工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3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8年7月11日。代理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國鈞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國鈞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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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5月2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2018年證券及期貨規則》。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更多時間進行審議工作，我謹代表小組委員會，動議將上述規則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8年7月11日。代理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浩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周浩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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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議員已獲通知，由於周浩鼎議員這項延展附屬法例修訂期限的議案獲得通過，涂謹申議員已撤回他就這項附屬法例提出的議案。

在2018年5月2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以審議與頻譜使用費相關的附屬法例。在2018年6月5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已完成相關法律公告的審議工作。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整理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8年7月11日。代理主席，我謹請所有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莫乃光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莫乃光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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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在2018年5月2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有關更新5間專營巴士公司的巴士路線表、並已於2018年5月18日在憲報刊登的6項附屬法例。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更多時間進行審議工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6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8年7月11日。代理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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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只是希望退休長者能享有最佳的生活選擇。現時，本港不少長者在退休後均希望有良好的環境和舒適生活的地方，或回鄉安度晚年。我曾經遇到一些即將退休的街坊，他們經常返回內地參加"睇樓團"，目的是希望尋找遠離繁囂的地方，享受寧靜的晚年生活。我今天提出議案，便是希望協助這些希望返回內地安老的長者。代理主席，現時香港制訂了福利可攜性的安排，早在1997年已為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長者推出綜援長者自願回廣東省養老計劃，並於2013年就"生果金"推出廣東計劃，及至今年4月再推出福建計劃。推行福利可攜政策的原意，是讓長者更靈活地選擇居住地方，又可以繼續領取津貼及福利。不過，翻查社會福利署的數據，我發現長者對有關計劃的反應並不積極，例如參與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個案一直徘徊在1,000多宗的水平，截至今年4月只錄得1,328宗。廣東計劃錄得約17,000宗申請，而至於剛推出的福建計劃則約有560宗。粗略估算，返回內地的長者共約2萬人，以全港120萬名長者而言，約佔1.8%。不過，從他們甘願離開香港返回內地退休的情況可見，跨境安老安排確實有存在的需要。事實上，我深信這數字不足以反映現實，主要原因是政府在推行福利可攜性政策時不夠現實，令政策成效大打折扣，以下我將會解釋原因。第一，是醫療政策及措施未能配合。當局曾經進行調查，在2012年4月至2016年12月期間，向400名主動退出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而返港定居的長者發出問卷，了解他們退出的原因。當中有41%表示要回港就醫，其次有21%表示廣東或福建的家人不能提供照顧。此外，有10%表示未能適應當地生活。調查結果反映，福利可攜政策要成功，醫療政策和措施的配合是有必要的。

老實說，長者原本打算開開心心地跟家人在內地度過非常美好的生活，安享晚年。

雖然香港的醫療券自2015年10月起適用於深圳醫院，而深圳醫院亦以香港模式運作，但很多長者的家鄉不在深圳，前往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求診同樣需長途跋涉。況且，醫療券金額每年只是2,000元，只足夠應付門診診金。如果要住院或做手術，根本不足夠。

正正因為醫療配套不完善，以致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也受影響。試驗計劃自2014年6月推出至今，一直申請冷淡，截至今年3月底只錄得1,060名申請者，而試驗計劃的原意是協助需接受長期照顧的長者，給予他們多一項選擇，返回內地休養，同時藉此減輕輪候香港資助院舍的壓力，但結果卻似乎事與願違。據了解，試驗計劃下兩間院舍的入住率十分低，實在教人感到非常可惜。因此，我一直強調，要協助長者返回內地退休，發展跨境福利的首要任務是先提供完善的醫療福利配套。以歐洲國家瑞典為例，該國政府容許國民可以到歐洲聯盟、瑞士及加拿大等30多個國家安老，繼續領取他們的養老金，同時可以享有醫療服務優惠。他們有病求診，可以當地的標準診金付費。據悉，歐洲經濟區和瑞士居民均可以在瑞典使用本國居民或國民的醫療服務。代理主席，按道理，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應該比瑞典與歐盟地區的更緊密，類似這種醫療福利配套應該不難推行，重要的只是政府是否有心推行。現時，中央政府正籌備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我們認為這是推展跨境安老的重要契機。我們建議可先將醫療券的應用範圍擴展至大灣區11個城市，繼而陸續開放至內地主要醫院和診所。至於針對港人在內地就醫缺乏醫療保障的問題，政府可以仿效海外國家的做法，以"對數"或其他方式，讓香港人在使用當地基本醫療服務時獲得等於香港的服務收費水平。當然，如果興建更多合辦醫院，採用港式管理，並且發展香港居民病歷可轉介服務等，長者便可以安心於內地長居，無需因為醫療問題而被迫返港。第二個窒礙跨境安老的原因是離港限制。除醫療配套令長者無法安心在內地安老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現行離港限制亦是一大因素。我落區與街坊會面時，經常遇到一些被迫留在香港的長者。很多時候，他們無所事事，在公園流連，原因並非家鄉沒有地方讓他們居住或沒有親戚陪伴左右，而是因為"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的離港限制限制了他們。我相信大家皆清楚，"生果金"或長者生活津貼申請人現時每年須在香港居住滿60天，而離港日數亦不得多於305天。換言之，如果長者想在大陸長期居住，但所住的地方又並非廣東或福建，他們便須遵守每年留港60天的規限。

這亦是一個現實問題，離開香港使長者"兩頭唔到岸"，這對長者而言也是一個很大阻礙。政府官員曾經解釋，設立離港限制可以確保長者依然健在，以及公帑不會被濫用。不過，隨着科技進步，要核實長者身份，是否仍然要使用這種原始方法，要長者回來報到呢？在我剛才提到的瑞典，其在海外定居的長者只須每年更新他的"在世證明文件"，並呈交予瑞典退休金局，便可以繼續在海外領取福利金安享晚年。我們認為，政府可以透過研發新的辨識技術，例如確認個人身份等的系統，使長者無須每年往返兩地辦理手續。我最近在報章讀到一則新聞，指騰訊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合作研發"E證通"，以一部手機包含身份證、回鄉證及電子往來港澳通行證，即一機多卡多證，暫時只限大灣區使用。不過，假如港珠澳三地政府允許，"E證通"便可以當作出入境、登記入住酒店或開設銀行之用。由此可見，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政府絕對有能力與時並進及作出改變。代理主席，社會近日討論應否提升院舍住客人均最低面積，目的是希望住院長者可以住得較寬敞，大家為此議題爭拗了好一段時間。結果，政府暫時表示只能由6平方米提升至8平方米。我相信，不論是政府或廣大市民皆希望身邊長者獲得更好待遇，盡力使他們的晚年生活過得更好。不過，香港實在地少人多，既然有長者希望在香港以外地方過其嚮往的生活，政府為何仍要諸多限制，阻礙他們呢？

有3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楊岳橋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很感謝梁志祥議員今天提出這項有關"跨境安老"的議案，讓我有機會就安老這項重要社會議題發表意見。事實上，我隸屬的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及地區組織西九新動力，一直以來均特別重視香港社會的長者發展和安老問題。我在所提出的修正案中促請政府與內地政府合作研究在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宜居的休閒退休生活新社區，以供本港的長者居住，令他們能夠擁有優質的退休生活，甚至考慮在那裏發展人生的第二事業。隨着在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逐漸步入老年，人口老化的速度在未來10年會最為急劇。根據立法會提供的數字顯示，長者佔整體人口比例預計會由2017年的17%上升至2026年的23%，並將於2046年攀升至32%，屆時估計每3人之中便有一名"老友記"，亦即長者。此外，根據聯合國數據顯示，香港男性和女性的預期壽命自1950年起一直平穩增長，並預料將於2100年突破平均90歲的水平，可見香港目前正在步日本的後塵，成為一個老齡化社會。

代理主席，我認識很多年長的朋友，他們都表示不敢退休，亦無能力退休，因為一方面香港的公營醫療設施確實不足，另一方面又擔心退休後連醫療保險也沒有。

我在前年曾探訪一名獨居長者，為何我要拜訪這位老婆婆呢？因為我從報章得知她的新年願望是希望盡快死去，這真是一個令人傷心的新年願望，於是我帶了一個電飯煲送給她，與她聊了一個下午。

所以，我希望政府真的要再加一把勁。

我曾在美國看到一些很成功的退休社區，當地長者甚至到了人生的最後3個月仍有餘錢，可以留贈已年屆半百甚至花甲的子女。他們生活無憂，長者退休社區的設備亦確實十分完善，這當然也與當地的保險計劃、社區設施及人民懂得預早為退休生活作打算有關。

當中包括利用他們的顧問經驗，甚至親自參與最基本的服務和照顧長者的工作，從而增加收入。這些都是重大的規劃，我們能否早作準備呢？今年4月13日，屬西九新動力的區議員曾與局長會面，局長亦開誠布公，向我們交代了當中的困難和打算。

當時的公開報道亦指出，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下的兩間院舍共提供超過200個宿位，長者可獲全數資助。然而，2015年的調查顯示，長者選擇跨境養老的原因是認為內地消費較低廉、空氣清新、院舍較為寬闊，但肇慶院舍的100個宿位中只有9人入住，而深圳院舍亦只有123人入住。

原因很簡單，是因為子女無法前往探訪，生活不便。

此外，長者亦希望可在當地使用醫療券向香港的醫生求診，甚至有人建議使用視頻方式，讓他們得以使用醫療券。醫療、交通和家人探訪上的便利，加上利用港珠澳大橋和高鐵提供交通費優惠，這些都是利用大灣區進行長者服務規劃的重要元素。代理主席，我的發言時間已經完結。

代理主席，落葉歸根是不少上一輩中國人的心願，因此，返回內地養老並非新事，而是過去數十年來一直存在的事情。根據政府在2011年的統計，60歲以上在內地居留的港人超過11萬人，佔整體60歲及以上的香港居民近一成。不過，因為生活習慣、文化及制度等的差異，長者在內地安老，要面對不少挑戰。香港工會聯合會在2004年設立的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其工作的一個重要範疇，便是支援這些回鄉養老的長者，協助他們的日常起居、醫療及生活所需。過去12年，內地中心曾跟進的個案有4萬多個，當中大部分均與長者福利、醫療等有關。代理主席，香港地少人多，再加上不久將來，我們將面對人口老化的高峰期，要妥善處理安老及養老問題，其實是一個大挑戰。早前有報道指，特首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醫療、安老等服務，使之成為香港人優質生活圈的一部分，於是，引起社會對北上安老的討論。事實上，內地的環境及空間均比香港大，生活節奏亦比香港慢，對長者而言，是適合退休生活的地方。可是，我和工聯會都認為，政府要鼓勵市民返回內地養老，決不是單單多建一兩間港式醫院或院舍便足夠，而是要軟、硬件兼備，並且在政策上作出支援，做好兩地配套，否則，長者即使返回內地，也是憂柴憂米，退休變成擔憂，最後適得其反。因此，我的修正案的主旨，是站在回鄉安老長者的角度，就他們最關心的經濟、生活、醫療等方面作出建議。主席，工聯會自2008年起，便要求政府放寬領取"生果金"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離港限制，最終，政府在2013年落實了廣東計劃，現時約有15,000多名居於內地的香港長者領取"生果金"。其實，在計劃推出時，我們已要求把長者生活津貼納入廣東計劃，但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表示，要等計劃落實1年後進行檢討，總結經驗，之後再研究推行。可是，這些研究及檢討卻拖延了5年，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也已晉升為政務司司長，但當年的承諾至今仍未兌現。今年，高額長生津推出時，我們再次要求把長生津納入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但政府的答覆仍然是"研究"。這狀況不但不公平，而且更妨礙港人北上安老的計劃。事實上，近年內地物價不斷上升，單靠1,000多元的"生果金"在內地養老，其實相當吃力。既然廣東計劃涉及的人數有限，讓他們領取長生津的話，其實對政府的財政也不會造成更大負擔，我不明白為何政府還要拖延。主席，既然政府要推動粵港優質生活圈，鼓勵長者北上養老，那麼，福利可攜性措施也必定要配合，方能成事。長者在內地生活，其實有不少需要政府支援的地方，而另一個大問題就是醫療。事實上，由於制度不同，港人在內地投保或購買最基本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均有所不便，而因為沒有保險，他們在內地求醫時，對於費用及治療便有很多顧慮，有些長者甚至因而諱疾忌醫。對此，政府提出加強兩地合作，興建港式醫院和診所的建議，我們表示認同，不過，內地地域廣大，單是大灣區便可能需要多個醫療點，所以，我們也建議把醫療券的應用範圍擴展至內地主要城市的市級醫院及診所，令有需要的長者可以用醫療券，就近接受治療。當然，讓港人可以參與內地的醫療保險及社會保險等福利措施也是必需的，因為這樣才會令他們安心在內地養老。主席，內地地域廣闊，在內地養老其中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加強與香港的聯繫，令長者與子女及親友仍緊密聯繫，並得到支援和照顧。事實上，接駁交通往往是北上安老的難題，例如現時的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其成效不彰的原因，正在於交通不便。當長者患急病，需回港治療時，便因救護車未能直達而造成不便，所以，我在修正案中，特別要求設立跨區域救護車服務，並要求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議，在內地推行香港長者全面乘車優惠，一方面加強醫療上的支援，同時減輕長者出行、交通及返港的負擔，享有與內地長者看齊的福利。主席，最後，我在修正案中提及要在內地設立一站式諮詢及支援中心，為移居內地的長者提供生活、福利、醫療等資訊及諮詢服務，因為現時並沒有政府專責部門處理香港長者在內地生活困難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曾處理不少原本在內地養老，卻因不同原因而需回本港的長者。在缺乏支援的情況下，根本沒有人協助他們，所以，當他們回港後，亦求助無門。這個一站式的諮詢及支援中心不但可成為兩地的橋樑，而且，亦可成為港人北上安老的定心丸。主席，北上安老並非現時港人養老的主流選擇，原因是現時就跨境安老，不少軟、硬件仍然不足，但如果政府決心處理，打通脈絡，令長者在內地時，無論生活上、經濟上或是社會服務及交通優惠方面，都感到一切如同在香港，都是一樣方便及妥善，這樣，港人自然會選擇返回家鄉，返回廣東省、大灣區等地生活及養老。我們希望政府有先行一步的決心。

主席，首先，我感謝梁志祥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員議案，讓我們有機會進行討論。面對人口老化，安老問題迫切，相關討論和建議亦應該不分黨派，因為我們是共同面對人口老化的。可是，在深入討論梁志祥議員今天這項議案前，也許我們應該想一想，在考慮讓更多長者返回內地安老前、在言必大灣區前，我們是否更應該面對每年5,000名在輪候院舍時過世的長者、更不應該忘記等待了13個月，卻仍然要繼續等候家居照顧服務的長者呢？現時本港安老服務不足及千瘡百孔，是大家也知道的事實。政府要做的實事，首先就是盡快增加資源改善輪候問題，而絕非要長者返回內地養老，以截龍方式解決資源不足的問題。所以，公民黨就議案提出的修訂重點是，應該要先滿足居港安老長者的需求，然後才考慮制訂便利長者返回內地安老的措施。也許有人會認為我這種想法很短視，而且捨易取難，但我們現時促使政府正視安老政策推出的措施，正正是想及早糾正不良行為，以免這些本應使人受惠的政策，因為監管不力而被貪心的人予取予攜。在上星期，便有多位透過港府補充勞工計劃來港工作的外勞照顧員到立法會請願，他們所服務的私營安老院多年來對他們無理扣薪、加班沒有"補水"、收取高額勞務費，以及要他們負責照顧長者以外的額外工作，卻又無法得到相關補貼。所以，他們才要出來申訴，揭穿種種管治黑幕。可見，民主派以往要求及倡議監管私營安老院的質素，是絕對有理由的。即使並非由於安老院舍醜聞頻生，過往亦不斷有長者或其家人，以行動說明寧願苦等入住津貼院舍，也不願入住私人院舍。可見，入住私人院舍其實也未必可以真正做到安享晚年。香港也算擁有零散的監管制度，但安老院舍的運作仍如此差劣。更可惜的是，需要入住院舍的長者和殘疾人士，很多也不懂得把被虐待或被欺負的事實說出來。如果長者或殘疾人士身處不受社會福利署或《安老院條例》監管的內地院舍，屆時會出現甚麼情況，或會有多大風險呢？再者，現時內地只有兩間由本港社福機構營運的安老院舍社署有買位，而且相關舍位尚未滿額，議員今天要求社署到內地其他地方買位，究竟他們按甚麼準則提出這要求呢？此外，我想再談居家安老，公民黨特別關心家居照顧服務的名額，一直以來由於服務不足，長者需要輪候13個月才可得到居家安老的支援服務，如果身體稍為健壯的，更可能會被勸退不要採用相關服務，或改為自費使用私營服務，減免輪候之苦。

如果按照議案建議，參照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為移民內地的長者提供居家安老支援服務，我擔心情況會等於現時勸人不要賭錢的廣告般，如同"倒錢下海"。就此，民間社會為解決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情況，嘗試以義工配對方式，填補現時的服務空隙，推出一個名為"樂助有里"服務配對計劃。雖然計劃的試行受助人數不多，但接受服務的長者及協助推行服務的義工，都可以得到助人自助的經驗。我想藉此指出，政府現時未有全力推行或支援這些安老服務，名額才會這麼有限。如果特區政府願意資助這些團體的先導計劃，就可以扭轉現時安老服務不足的問題，亦不會造成長者出現只須移居內地就可以輕易取得安老服務支援的想法。至於有建議把現時的長者及傷殘津貼或醫療券變為可攜式，不再限於廣東省，而可以在其他內地省份使用，公民黨認為更令人擔心和憂慮。因為消委會報告指出，現時醫療券被濫用的情況嚴重，有醫療服務機構提高收費，亦有不良商戶慫恿長者購買不必要的藥物，又或多購買一副眼鏡，使用的欺瞞方法種類繁多，根本無法杜絕。試問我們又怎能安心把相關的安老金津貼，輕易轉到不良商人及無法監管的人手上呢？

長者自願移居內地，除了省減輪候之苦外，更大的原因，可能是他們在內地的網絡較香港廣，他們在內地的親人可以給予更好照顧，使他們願意離開香港返回內地定居。因此，我們更應該把資源投放在願意留在香港的長者身上。因為，對他們而言，香港就是他們擁有最強人際網絡的地方，香港亦有讓他們得到安老服務的責任。再者，如果要制訂安老服務的長遠指標，計算軟件和硬件、人手培訓和設備興建，以及預計接受服務的人數便相當重要。根據社署資料，已經移居內地又符合領取長者津貼的人士數目，廣東計劃是20,000名，福建計劃是6,000名。香港屬於廣東省的區份，可以想象其他省份的長者人數便會更少。相對於現時香港有100多萬名長者人口，公民黨認為增加津貼和服務安排，讓小部分長者可以安心返回內地養老的建議，有點捨本逐末，絕不恰當。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剛通過的"一地兩檢"，不是說可以方便內地與香港特區往來嗎？即使長者移居內地，這道方便之門也不會對他們返回香港接受資格審查構成不便，因此，我看不到有充分理由把安老福利津貼轉為可攜式，以及擴展至內地其他省份。正因為本地安老服務需求者眾，但服務嚴重不足，所以特區政府的應有之義，就是讓本地長者優先享受服務。所以，公民黨反對未滿足本地服務需求的情況下，推出跨境安老措施，更不應擅自或在未有充分諮詢的情況下，便把計劃擴展至內地其他省份。所以，即使我相當尊重今天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公民黨亦會反對原議案及另外兩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首先，我感謝梁志祥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以及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和楊岳橋議員3位議員提出修正案，讓我們可藉此機會討論如何協助選擇到內地養老的長者。政府明白有部分香港長者，尤其那些早年由內地來港生活的長者，可能會選擇在退休後到內地定居。

及至2005年8月，社署把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福建省，並把計劃易名為"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以單身長者為例，視乎其身體狀況，每月在養老計劃下可獲發金額介乎3,700港元至6,100港元。截至2018年4月底，計劃的受助長者超過1,300名，其中1,200名定居於廣東省。在近年發展方面，由2013年至2018年的短短數年間，政府推出了多項相關措施，進一步便利作出到內地養老決定的長者，涉及現金援助、安老服務及醫療措施。就現金援助，在2013年10月，社署推出"廣東計劃"，讓選擇到廣東省定居的合資格長者，無須每年返港，亦可領取高齡津貼，現時金額為每月1,345港元。截至2018年4月底，約有17,000名長者受惠於"廣東計劃"。參考"廣東計劃"的安排，社署在2018年4月推出了"福建計劃"，讓選擇移居福建省的合資格長者同樣可每月領取高齡津貼。在計劃推出首月，已約有600名長者受惠。在安老服務方面，社署自2014年6月開始推行"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向兩間位於深圳鹽田和肇慶，並由香港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安老院舍購買宿位，讓正在輪候香港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自願選擇入住。參與試驗計劃的長者可獲全數住宿費用資助，政府亦要求兩間參與試驗計劃的院舍必須提供醫療支援服務，包括必須提供指定次數免費接載院友往返香港接受診治的交通安排。截至2018年4月底，共有約180名長者曾參加試驗計劃。就"跨境"醫療措施方面，根據食物及衞生局提供的資料，政府於2015年10月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推出試點計劃，讓合資格香港長者使用長者醫療券支付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指定門診的費用。試點計劃旨在為香港長者多提供一個服務點，便利一些居於內地或鄰近深圳地區——例如新界北區——的長者獲取所需的醫療服務。試點計劃自推出至2018年4月底，約有2,500名合資格長者曾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涉及醫療券金額約為483萬港元。與在香港使用的醫療券一樣，試點計劃下的醫療券金額已增加至每年2,000港元。在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政府亦宣布把醫療券的累積上限由4,000港元調高至5,000港元，以及向每位合資格長者額外提供屬一次性質的1,000港元醫療券金額。主席，由我剛才所提及的多項措施可見，政府一直致力在不同範疇協助選擇到內地養老的長者。我歡迎各位議員就有關的事宜提出意見。待大家發言後，我會作綜合回應。

主席，根據社會福利署就輪候資助安老院舍宿位的資料，輪候人數不斷上升，當中護理安老宿位的輪候人數，由2016-2017年度的29,672人，上升至2017-2018年度的31,711人。本來，回內地安老是長者的一個選擇，可惜，政府近20年內推行兩種主要的長者福利可攜性的政策，包括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和"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因不切合市民的需要，參與計劃的人數還出現下降。根據社署在財政預算案開支的答覆：綜緩養老計劃由2014-2015年度的1,917名受助長者人數，下跌至2017年12月底的1,387人，而廣東計劃亦由2014-2015年度的17,145人下跌至2017年年底的16,149人。香港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有163萬人，參加回內地安老的人數可說是微不足道，面對大灣區的地區融合，如何吸引更多長者回內地安老，我認為政府必須全面檢討現時回內地安老的安排。醫療服務的支援是否足夠？我相信是內地安老計劃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現時，港人不能享用內地的公共醫療服務優惠，長者在內地安老隨時要負擔沉重的醫療開支。2015年10月，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納長者醫療券的試點計劃，讓合資格的香港長者以醫療券支付指定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當中包括骨科、內科、眼科、牙科和中醫科等。計劃推出至2017年12月底，已經有2,100名長者使用。政務司司長曾指出，政府會密切留意試點計劃的推行情況，探討在內地擴展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可行性。我期望政府可在內地不同地區擴展使用長者醫療券，除了讓移居內地的長者有更多的選擇外，亦可減輕香港公共醫療的負擔。我亦期望政府可向內地政府反映，能讓移居內地的長者亦可享用內地公共醫療的服務優惠。主席，我的辦事處不時收到長者回內地安老而被取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福利金的個案，這亦成為長者申請回內地安老的重要考慮。有些長者因治療和覆診而需要往返中港兩地，稍一未符合居留日數的相關規定，便會被取消資格，我建議政府如果察悉長者由於醫療的原因而未符合居留日數的規定，應仍可保留既有的綜援或福利金。此外，所有福利可攜計劃的長者，均須交還其公共租住房屋單位，雖然政府表示長者可向香港房屋委員會申請保證書，好讓他們日後回港定居而無須重新輪候公屋，便可獲編配公屋單位。

我明白香港的公共房屋是極為珍貴的資源，必須珍惜運用，但保證書的條件若能寬容一點，如有"上樓"時間承諾和可多於一次的編配機會，我相信亦會增加公屋長者往內地安老的信心，同時可騰出單位給有需要的市民，達至雙贏。最後，我期望政府在研究繼續擴展至其他地區的同時，能改善現有計劃的不足，給香港長者的安老生活能有更多的選擇。

主席，邵家臻議員剛才提到，社會福利署自2013年推出"廣東計劃"至今，截至2018年3月，只有大約17,000多人參與，最近甚至降至14,000多人。

主席，首先，我談談目前福利的"可攜性"，包括綜援金、"生果金"、長者院舍津貼等資助，基本上是局限於廣東省，有人提議將這些福利擴展到內地其他城市，方便更多長者移居不同的地方。這項建議聽起來是不錯，不過，實際執行便會發現存在不少問題，例如醫療券，在國內只有一間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可使用；而政府的院舍"買位"服務，只有兩間港資老人院推行。

所以，不少長者都擔心如果返回內地養老，在經濟能力上不知能否應付醫療開支。就此，有同事提出將醫療券的應用範圍，擴展至內地主要醫院或診所，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大家都知道，自醫療券推出後，至今一直有很多問題及爭議，尤其是濫用收費的問題，具最大爭議。

邵家臻議員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其實長者問題不是今時今日才出現，這個問題在殖民地年代已受到重視，很多人不斷研究如何解決。

當然，今天梁志祥議員提出"跨境安老"議案，其實某程度上，都希望能夠讓長者有更多選擇。

我們經常提到，而政府也同意要解決家居安老的問題。

主席，當我想到"跨境安老"的議題，我就想起一齣很多香港人在1983年看過的電影，可能羅致光局長也看過，那齣電影名為"楢山節考"。

到了2018年，我們要面對甚麼問題？我向大家指出，本港的安老服務相當差，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各種長者服務，無論是院舍、護理安老院或家居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也十分長。在2017年，本港有6,259位長者在輪候服務中死亡。

政府一直以短視、漠不關心及不近人情的態度處理安老政策，在多年之後也無法解決日間託管服務、護理安老院、"買位計劃"等問題。就在這時候，有人想出一種更好的方法，簡單可稱之為"眼不見為淨"，就是用盡方法吸引長者到內地居住，但實質上是把他們趕回內地安老。這不是新事物，早在大約十多二十年前，香港賽馬會也曾在內地經營安老單位。

這是頗有趣的，這就是坐擁3萬億元儲備，有很多金錢進行"大白象"工程的政府的德政，說出來也真的有點荒謬及可悲。無論是"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對於一些真的有種種原因而選擇前往該處居住的長者而言，是無可厚非的。

我們一直把長者趕走，同時間卻希望更多大灣區的富貴人家在香港居住，因為只有他們才可以負擔香港已經到了"癲價"的豪宅，才可以有能力為香港帶來更多財富、學識。

我們每個人也有機會踏入退休年齡，當看到政府不是做好在香港為長者提供的服務，而是用盡方法對長者"眼不見為淨"的時候，那種感覺是相當差的。所以，與其要求政府用盡方法做好跨境安老，我覺得反而應請政府認清楚自己做的事情，做好現時香港的各種安老服務，無論是長者的安老院舍、醫療服務、家居服務等，不要迫長者走頭無路，要返回內地度過最後的日子。

當我們看到本地的長者還可以要求救護車在20分鐘內把他們送院，在內地很多時候面對的是"有錢有病有藥醫，沒錢沒藥醫"。當考慮到要把性命交給一個毫無保障的政府的時候，她最終決定回到香港。我希望政府特別是羅致光局長做好本分，不要再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情。

梁君彥，我發言反對梁志祥議員的原議案。香港長者為香港辛勤貢獻一生，他們有權選擇在香港安老，特區政府有責任及義務首先做好本地的安老規劃及退休保障，而不是提供更多誘因吸引他們遷往大陸，更不應安於香港現時惡劣的安老服務，甚至減少投放資源於香港安老服務上。特區政府去年的財政盈餘高達1,489億元，現時財政儲備有11,000億元，絕對有足夠條件增加公共資源於安老服務及退休保障上。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最新數字，有超過38,000人正在輪候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平均輪候時間約為兩年。但在2016年，有超過6,000名長者在等候宿位期間逝世。資助院舍數目增長緩慢，可見羅致光局長及特區政府根本沒有決心做好香港的長者安老服務，任由長者在等待中離世，用時間來消滅需要。所以，我認為如果今次梁志祥議員的議案獲得通過，將變相鼓勵特區政府推卸責任，用香港的公帑誘使長者遷往大陸，任由他們在大陸自生自滅，消滅香港本地的安老需要。長者其實有權選擇去哪裏安老，我相信如果政府願意全面承擔香港長者的需要，絕大多數的長者也會選擇留在香港安享晚年。再看政府的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受助人數維持約10,000多宗，反應非常一般，而且廣東計劃的受助人選擇遷回香港的數目其實有上升跡象。有不少基層長者反映，如果他們在內地生病要住院，廣東計劃根本無法協助他們負擔龐大的住院開支，他們往往要返回香港就醫或住院。大陸的物價越來越高，在城市尤甚，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均不足以讓長者在大陸享受良好的生活水平。

當香港長者遷往大陸後，他們需要放棄在香港建立多年的生活方式及社交圈子；到了大陸後，不論是環境、文化或制度，均與香港不同，要認識新朋友一點也不容易，沒有人可以傾訴或發牢騷，令他們難以適應。他們的子女遠在香港長時間工作，不能夠經常或及時到大陸探望及陪伴他們，這些長者便會變得非常孤單，彷徨無助。

所以，我會表決反對梁志祥議員的原議案，而支持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在修正案第七項中明確指出，"應考慮先將資源投放於本港的安老服務及規劃，包括盡快落實增加安老院舍及居家安老的服務名額，讓長者安心在本港或內地安享晚年"。我再次強調，施政的優次緩急很重要，優先在香港做好公共安老服務，是特區政府及羅致光局長不可推卸的責任。

梁君彥，我發言反對梁志祥議員的"跨境安老"議案。我剛剛在一個抗議行動回來，在海港政府大樓樓下有一批宏光護老院聘請的中國大陸外勞連同工會人士在那裏提出抗議，因為那個老闆剋扣工資。工人除了在回鄉的日子，其餘日子全年無休地上班，沒有假期，一天工作12小時，有時候"追更"甚至要連續工作24小時。而他們支付的中介費用非常駭人，在內地要支付人民幣21,000元，來港後要再支付20,000元給老闆。我覺得很奇怪，主席，為何我們的安老政策要有跨境安排。我剛剛出席的行動，便是關於一些跨境來港處理我們老人問題的外勞。政府、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行政會議成員加上羅致光"唱雙簧"，說我們需要增加輸入外勞來解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解決護理人手長期不足的問題，又要跨境。今天梁志祥議員說不如送老人跨境，讓他們返回內地養老。

立法會秘書處在梁志祥議員要求下，研究了選定地方的福利跨境可攜性安排，指出在過去10年，在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綜援個案累積下跌58%，到2017年只有1,300多宗，佔整體領取綜援的長者個案少於1%。再看看跨境的"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的申請人數，現時只有1萬多，佔整體領取"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的人數大約不足3%。

跨境院舍長期空置，床位數以百計，但只有寥寥可數的香港長者入住。

跨境只是百中無一的選擇，還是請你先處理好本地的情況吧。

老闆如何對待，員工便如何對待服務使用者。你還說要跨境，要向內地院舍買位，又說甚麼這種券、那種券，卻連在香港的院舍也監察不來。

要衝鋒突擊隊嗎？

如果有違規情況，怎麼辦？

所以，拜託政府要做好本分，為了香港的長者，做好規劃，不要再"拉布"了，要多興建院舍。在現時的土地大辯論，不見你說要興建很多院舍，設置很多照顧老人家或殘障人士的設施？

今天議案的核心，其實是要探討福利安排的跨境可攜性問題。

剛才已有議員提及，現時有38,724名長者正在輪候院舍宿位，按此比例計算，需要興建的院舍數目已經非常的不簡單，並非每年興建三數間院舍便可應付得到，必須採用有效的方法應對。然而，我始終認為，福利安排的跨境可攜性，主要是指長者可按其自由意志作出選擇，所以我看不到今天在政策上，有任何強制長者選擇退休地點的空間。因此，在這個基礎上，既然是自由的安老選擇，我認為跨境服務在資源運用上，無論是投放於香港還是內地，本質上應屬一致。換言之，不會因為長者返回內地養老，而令我們投入的資源有所增加或減少，只要長者繼續在香港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各項社會福利，他們仍可獲得相應的份額。

於是，他們必須再選擇——我強調是再選擇——所需的安老之地，而且往往特別基於醫療需要而選擇返回香港，接受應有的醫療照顧，因為客觀上、事實上，香港的醫療條件和水平的確較內地的更能令人放心和安心。

不過，在這過程中，我一定要清楚指出，即使這些跨境安老安排能成功推行，可以吸引一些長者離開香港，但香港最終面對的安老服務需要，仍有很大幅度的落差需要政府追趕。

如果能夠無限擴展，下一個問題便是為何只適用於內地而非海外地方？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但我認為總體原則仍是以自由選擇作為一個重要基礎。最後，關於原議案第八項建議，"參考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模式，在內地主要城市建設由香港及內地合辦的醫院"，我想指出這當中涉及兩個條件。

但是，如涉及將香港有限的醫護人手和人才調派至內地提供服務，這便與我過去所提及的粵港澳大灣區問題一樣：究竟香港能否承擔得起將有限的本地醫護人才輸送內地，以應付內地的醫療需要？

因此，梁志祥議員稍後在回應時可能亦須解釋一下，他所指的是管理模式，還是要將人才也輸送入內地？若是管理模式，大家可能較易理解，但若要連人才也帶走，則會令人十分擔心。

我們鼓勵或認同讓長者作出自由選擇，但在相關安排上，還有很多不同的配套措施需要再作考慮。

早前本會在討論"長期護理"的議題時，自由黨已經指出，香港安老服務及護理院舍正面對巨大的挑戰。一方面，香港人口越趨老化，以致安老服務及護理宿位需求大幅上升。另一方面，本港勞動力減少，從事護老業的人手嚴重短缺，令本港安老院服務質素下降。近年，香港更面對缺乏土地的問題，護理宿位的空間嚴重受到限制。因此，自由黨支持香港長遠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醫療、安老等服務，使之成為香港人的"優質生活圈"。其實特首林鄭月娥也公開表示，中央政府支持和肯定港澳在大灣區開辦醫院、學校、健康養老中心等項目。可見港商在內地興辦或合辦醫院、養老院等設施的客觀條件齊備。自由黨同意，香港有必要就跨境安老提供更多便利的政策和措施，特別是要便利香港長者在內地享受香港政府提供的福利，讓他們安心在內地安老。事實上，過去本港也曾推動跨境安老，但反應比預期差，相信跟有關計劃未能符合本港長者實質生活需要有關。故此，當局有必要檢視政策及作出優化，例如在各大主要城市購買更多安老宿位及開設跨境專車，以提供更多誘因吸引長者入住內地安老院。對於今天修正案提出的眾多建議，鼓勵長者跨境安老，自由黨大都表示支持。不過，自由黨認為，有些建議執行的難度相當之高，當局應事先提供完善配套，以及解決一些技術問題。先說其中兩項建議，第一項，擴大醫療券的應用範圍至內地；第二，參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研究為移居內地的長者提供居家安老支援服務。自由黨原則上不會反對這兩項建議，但必須問的是：如何監管。須知道，我們現在說的是跨境監管。在境外，因為沒有法例賦予權力，香港有關執法人員在調查、行動及舉證方面，必然困難重重。事實上，在香港使用醫療券也出現很多濫用情況，也有長者被誤導的騙案發生，當局已備受監管不善的批評。連在香港境內的監管也有這麼多不足，如今還說要跨境監管，就更難令人有信心。因此，當局必須提供有效的追蹤及監管措施配合，例如在光顧指定的名單上的服務才可以使用醫療券。修正案建議醫療券只可以在限定的內地主要醫院及診所使用，自由黨同意此規定。其實，當局也應該考慮設立機制，如果接獲濫用或欺詐的舉報，可把有問題的服務提供者撇除在名單外。無論如何，當局必須先釋除我們的疑慮，確保有可靠的監管制度。最後，黃國健議員提出一項建議，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跨區域的緊急救護服務，我想就此作出回應。其實現時也有類似的服務，但一般不是用於緊急情況，而是把病人送到口岸，例如皇崗，再轉送上本港救護車，前往最近的醫院救治。但是，黃議員的建議針對緊急的個案，而且要跨境。雖然自由黨不會反對建議，但對於建議如何具體落實，也抱有很大的懷疑和疑慮。首先，司機必須擁有兩地的駕駛執照。而最重要的是，車輛駛經不同區域時，要有具備當地認可專業資格的救護人員，可以擔起專業責任，為護送的病人提供適切的救護服務。這當中必然涉及許多技術問題，尤其是如何是在緊急情況下容許病人、兩地的救護人員及司機，在短時間內辦理過境手續等。但是，話說回頭，在緊急情況下，理應把病人送到就近的醫院治理。內地的醫院一定比香港多，如果病人在內地出事，距離最就近的醫院應在當地附近。如此一來，如果病人有緊急情況，是否還要堅持跨境送往本港救治呢？或是待病人的情況穩定後，才安排送回香港醫治，較符合病人的利益呢？自由黨認為，當局先處理這個醫療專業問題，可能比較恰當。歸根究底，跨境安老的主要阻力，相信是來自醫療問題。無可否認，由於香港長者在內地沒有醫療保險的保障，到內地醫院診治往往需要花費不少。不少長者最後均選擇回港安老，以方便求醫。因此，當局可以參考港大深圳醫院的成功例子，探討在大灣區內合辦醫院的可能性，以便利在內地居住的長者，免卻他們經常往來中港之間治病所受的舟車勞頓之苦。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香港人口老化，短期內不可逆轉。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65歲以上長者的人數，將會在2036年增至237萬，佔本港總人口約31%。為長者晚年的生活預早作出規劃，顯得迫在眉睫。將心比己，在晚年能夠居家安老，與子女親人同住，當然最理想不過，這亦是政府政策的主軸。但是，受制於居住空間或長者本身的身體狀況、需要照顧等因素，很多長者需要入住安老院舍。這亦衍生了本地院舍宿位不足的問題，並對土地的需求增加了很大壓力。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截至今年4月底，共有38,000人輪候入住院舍，平均輪候時間為24個月，很多長者等到過世仍然未能得到宿位。因此，跨境安老近年在社會獲廣泛討論，特首林鄭月娥亦就此在早前開腔。事實上，前特首在2014年已經推出了"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向賽馬會兩間分別位於深圳及肇慶的院舍買位，資助正在輪候院舍的長者入住。而某些長者福利計劃，例如"廣東計劃"，則容許長者在內地領取高齡津貼，無需回港。然而，政策原意雖好，享受到的長者人數卻不似預期，兩間院舍仍然有大量空置宿位供申請；而"廣東計劃"的申請人數，則由2014-2015年度的17,000多人，逐步減至2016-2017年度的14,000人，反映不少受惠人士選擇退出，並遷回香港。從現有計劃的成效來看，我認為當局不能單靠將本地現有的福利計劃延伸至內地使用，便可吸引長者北上安老，反而應該有更周詳、更通盤的考慮。不少長者反映，北上安老與否，主要有3點考慮：第一，是本地福利的可攜性；第二，是長者移居內地後的醫療問題；第三，是要方便親友探望。第一點有關福利的可攜性，是政府現有政策的着眼點。除了剛才提到的計劃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亦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在移居內地後領取。但畢竟，不是所有福利都可以在內地使用，因此，在今天的議案及修正案中，有同事提出了很多提升福利可攜性的方向，包括：為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推出跨境可攜性安排，取消現時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各項福利的離境限制，方便長者北上安老。有關第二點的醫療問題，最為長者關注。長者需要求診的機會很多，能否解決相關問題，成為他們考慮是否北上安老的關鍵因素。由於內地醫療系統未及香港完善，醫療水平暫時未能取得長者的信任，部分人亦都未能負擔當地的醫療費用，所以最好的方案，當然是在內地享用香港式的醫療服務，令長者求醫時，不需要中港兩地奔走。以我所知，目前香港大學在深圳設有一所醫院，長者更可在此使用醫療券。問題是，相關的服務並未普及，而且服務點僅限於深圳。

至於第三點，有關方便親友探望，政府當局角色相對較為被動。我相信大部分長者都希望子女和親友可以住在附近，方便照顧之餘，也有家人陪伴。為此，當局可以做的不多，只能從完善交通網絡入手，縮短交通時間，拉近距離。但是，在高鐵及港珠澳大橋開通後，會增加不少交通方便。我覺得政府亦可以盡量鼓勵一些安老服務的經營者，在內地經營質素良好的安老社區，提供全面又貼心的服務。這是政府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此外，更重要的是，當局需要有恆常途徑向長者解釋北上安老的選擇，提供生活環境、福利及醫療等資訊，讓長者在有充足資訊的前提下，對自己的安老生活作出合適的安排。最後，我想重申，在跨境安老的議題上，政府的角色是要做好規劃，完善相關的配套政策，讓長者可以有多一個選擇，而非施加任何壓力，令長者離開香港。故此，當局仍然要盡力照顧決定留港安老長者的需要，繼續改善本地的安老配套政策，包括增加居家安老的支援、增建院舍宿位等。就一些同事提出的修正案，我不贊成將跨境安老的安排及改善本地安老的政策，作對立及具排斥性的理解。

主席，我首先很感謝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梁志祥議員今天提出了一項這麼好的"跨境安老"議案。事實上，照顧長者是社會的應有之義，對於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我們當然絕對不能夠坐視不理。

有同事剛才已經提到，長者選擇養老的地方當然離不開：第一，要有完善的醫療服務。第二，他們會考慮相對的成本。

事實上，這是有成功的例子。現時深圳有一所由香港大學與深圳合辦的醫院，自2015年開始，長者醫療券亦可以在那裏使用。當然，我們知道這只是一個試點，但我們認為千萬不要就這樣停下來，我們希望有更多類似的香港與內地協作模式營運的醫院，可以在內地特別是大灣區開展。

我相信我們不是要把香港的醫護人手帶到內地，相反我們覺得應該透過現時擁有的良好管理模式，對當地人或內地人作出培訓，讓他們可以建立一套系統，讓大家也能夠對醫療系統建立多一點信心。我覺得用這樣的方式絕不會搶去香港的醫護人手，請泛民議員不要說得如此誇張。

主席，根據統計，現時香港有少於2萬名長者選擇返回內地養老，他們分別會申請現時的"廣東計劃"或"福建計劃"的可攜性福利。

我們參考了一些其他地區的情況，包括澳洲及瑞典，當地的長者在享用長者福利的時候並無受到任何離境限制。所以，即使不是抄襲澳洲、瑞典的做法，我覺得為了方便長者，適度地放寬一下現時的離港限制，亦是可以考慮的。我最後想指出的是，我今天聽到有些反對派的同事刻意地說應該先用資源做好香港的事，才考慮大灣區的安排。我不太同意此種說法，因為我覺得做事可以雙軌並行。坦白說，香港現時要做好長者的福利、養老安排，但不代表這會對我們與內地合作做好大灣區整個養老的安排服務構成任何矛盾。

如果他們喜歡留在香港享用本地的養老的安排，當然歡迎；如果他們選擇回到大灣區養老，我們又可以設法安排好的條件，讓他們有所選擇。我們是多打開一扇門，讓大家有更多選擇，我看不到兩者有何矛盾。

當社會發展到一個地步，有一些人在市場上未必找到直接作出貢獻的位置，又或他們生活上需要照顧，於是政府便給他們一個選擇，好像日本的《楢山節考》般，帶母親到大灣區安享晚年。

現在或未來十多二十年的長者，很多是生於1960年或1950年代，在香港慢慢經營他們的事業，在香港長大，甚至可以說是土生土長的一群。觀念上跟1990年代不同，1979年改革開放，然後經過1989年天安門屠城後，似乎中國真的改變了。所以，1990年代很多人回內地居住，因為內地相對物價低廉，人民幣低水。

所以，現在辯論的"跨境安老"只有一個方向，就是沒有經濟條件、在香港無親無故的獨居老人。根據政府統計處今年3月發表的中期人口統計調查，主題是"長者"，明顯看到香港的獨居老人有上升趨勢，最少有15萬名獨居長者。如果說"跨境安老"，我認為大家針對的是這群長者，他們沒有錢，沒有選擇，不能在香港生活，連"劏房"也負擔不來，被迫回內地，或在香港無親無故，沒有太大意見的，便到大灣區安老。這是我們整個社會要背負《楢山節考》所述的罪，我們沒有理由用這種方法來對待這群長者的晚年。

單純基於他們生於斯長於斯，我反對這項議案。

主席，我首先感謝梁志祥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跨境安老"議案及"福利可攜"的政策概念，讓本會可就此進行討論。其實，香港人返回內地退休養老並非新鮮事，過去十多二十年已經常出現。

我們一直也強調，讓長者返回內地安老是其中一種選擇，如果他們不願意，我們絕對應該讓他們在港安享晚年。

既然長者想在內地過其退休生活，那為何政府不在福利政策上放寬一點以便利這些長者呢？

又或考慮與本港一所大學在深圳開設的一間醫院合作設立試點呢？

主席，首先，我要感謝梁志祥議員提出這項"跨境安老"議案，讓我們有機會就跨境安老問題進行辯論。其實民建聯非常支持長者在香港安老，但我認為這項議案可讓長者有多一個選擇。我經常強調"有得揀，你至係老闆"，所以特區政府必須設法加強推行措施，便利更多長者回內地養老。眾所周知，香港地少人多，生活水平偏高，安老服務的成本非常高昂。

所以，政府推出"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我認為也是一項德政。

第二，政府應再接再厲，在"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以外，訂定靈活變通的辦法，把有關計劃擴展至內地其他省份，以便在其他省份定居的長者也能受惠。現時有很多長者來自上海、杭州等地，他們均無法參與有關計劃，所以，政府可否考慮在"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以外，訂定可讓他們受惠的計劃呢？

這也是大部分長者過往的想法，希望能更加有效地返回國內安享晚年。主席，我剛才已提及醫療問題和經濟問題，但另一關鍵問題是香港人口老化，對安老宿位的需求很大。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截至本年4月30日為止，本港已有38,063位長者正在輪候院舍，而相信大家也知道，最長的輪候年期是3年。我經常強調跨境安老是其中一個選擇，讓長者可以解決安老問題。據我所知，社會福利署已於2014年推行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讓一些香港福利機構，例如香港復康會和伸手助人協會，在深圳和肇慶購買資助宿位供香港長者入住。但是，政府可否就此承擔更大的推動和互動角色，讓更多香港福利機構在國內開拓更加良好的產業發展，以便向長者提供更適切服務呢？

所以我期望透過今次辯論告訴政府，希望它能以更大氣魄和承擔精神，多想一步，為香港的安老服務再創新猷，在這方面發揮更大的成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很多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市民將陸續步入退休年齡，本港有需要為人口老化做好準備。相對於在香港興建更多院舍，不論是在土地需求或人員的供應方面，居家安老肯定是更好的選擇，亦應該是政府投資更多資源的方向。但是，本港的樓價高昂，而且生活指數高，要在本港安享晚年對中產而言已經負擔不輕，對於貧窮的基層市民而言，即使有政府援助，生活亦不容易過。我們經常聽到獨居老人的苦況，即使能入住老人院，不少院舍的環境欠佳，亦為社會詬病。所以，如果能夠在國內提供更好的環境，更多的人手和更專業的支援服務，便一定有人樂意選擇回鄉養老，特別是早年從內地來港，現時仍與同鄉保持聯繫的人——亦相信這批人為數不少——面對這些選擇，他們一定選擇回鄉養老。事實上，過去已經有不少人回鄉養老，政府已經推出措施協助市民跨境安老，包括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及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這些政策推出後，協助了很多長者返回內地，目前有近兩萬名長者參加這些計劃，回內地安老。不過，現實上，跨境安老有不少困難，令大部分長者卻步。

第一，是路途遙遠，長者由內地回港，一般需要兩三小時，如果長者要在香港覆診則更為不便，而且子女探望也不方便。第二，便是醫療的問題。長者難免會多病痛，他們如果在內地沒有醫療保險，除了定期覆診，如果有病也要回港診治，屆時便會很麻煩。所以，要協助跨境安老，便要先處理這兩個問題。我們正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港珠澳大橋和高鐵即將通車，市民往返內地能節省不少時間，減低長者對剛才說路途遙遠的擔憂，正好為長者跨境安老創造比較有利的條件。所以，第二個問題便是醫療問題。今天的原議案和部分修正案也提出多項關於醫療的建議，包括把醫療券的應用範圍擴大至內地主要醫院及診所，容許長者的病歷轉到內地，以及為長者購買內地鄉鎮居民基本的醫療保險等，這些建議也值得我們考慮。基本上，目前的醫療券已經可以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事實也證明這種模式可行，政府應該考慮擴大至在內地的大型醫療機構使用。相信政府稍後會與內地的各間醫院商討合作計劃，希望可以盡快在內地使用醫療券。另外，由於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居民每年也有居港日期的限制，這批大約40多萬名的長者基本上難以跨境安老，我認為應該考慮放寬，參考廣東計劃，讓申領人移居內地。由於他們得到的津貼較廣東計劃更高，應該可以應付內地退休的生活，如果能夠配置好醫療的配套，相信更多長者願意回鄉安老。除了基層市民，其實有不少中產長者也有興趣跨境安老，希望可以較便宜的價錢享受優質的服務環境。事實上，內地在外國引入了一套較高質素的安老院舍，服務環境和設施也比較好，而且有基本的醫療配套服務，對中產長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中產長者沒有政府資助，要入住這些優質的安老院舍，可能會擔心長遠構成的財政壓力。我多次建議政府善用保險模式，協助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現時亦有不少先例，包括自願醫保、強制性公積金和年金計劃，所以，對跨境安老的問題也可以用保險模式來協助中產長者解決。近期保險業積極研究大灣區的發展前景，我收到一份業界的建議，鼓勵業界跨境發展安老的保險產品，為長者回內地養老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同時建議與兩地政府商討，鼓勵保險公司參與大灣區安老設施的投資，發展高質素的安老院舍，以及提供安老保險產品讓長者投保。這些都是初步建議，可否發展需要更多研究，但我認為很有建設性，既可創造多贏的局面，包括發展出一套中產長者跨境安老新模式，又可協助社會解決老齡化的問題，同時為保險業開拓新路向，更為大灣區發展良好的合作模式。我已經建議香港保險業聯會深入研究可行性，以及再與政府商討，希望有關具體建議可以盡快得到雙方或兩地政府的同意，讓市民盡快受惠。

主席，香港人口正急速老化，因此我認為我們經常討論的安老問題，是香港社會現時所面對最大及最嚴重的問題。

很多市民均希望可以居家安老，但居住的地方是否適合？居家安老的照顧服務能否應付？

現時有38,000多人輪候宿位，局長說未來需有458間安老院舍才能解決問題。香港在這段時間內，如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因此，我十分感謝梁志祥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討論一下，如有長者想選擇在內地安老，我們可如何協助他們，以令他們可以在內地安享晚年。這項議案原本很有建設性，但很可惜，我剛才聽聞多位反對派議員以一些負面的字眼來形容，例如"掟"長者到內地，由得他們自生自滅、如香港不先把問題處理好，就不要打內地主意，又指我們"強迫"長者回去內地安老。

當然，當中涉及最大的問題，就是今天梁志祥議員在議案中提出有關福利的可攜性。因此，梁議員的議案，均提及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病歷、醫療券等的可攜性。這些我們都希望提出來，促請政府盡快落實，讓長者可以安心。

長遠而言，政府必須考慮如何協助更多醫療機構在大灣區落戶。其實，有很多醫療集團及醫療機構均希望在內地發展，奈何在內地興建診所或醫院並不容易。所以，政府現時可計劃一下在大灣區先行先試，我們真的可以在這方面加大力度，協助更多香港的醫療機構在內地落戶。這樣既可以服務長者，也可以服務在內地居住的香港人。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剛才有同事指稱，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將話題轉移至本港的安老問題，似乎不太適當。

這問題反而更需要正視。

我不知道周浩鼎議員的意思是否讓在福建安老的長者前往大灣區求診時可享受進一步或升級醫療服務，但卻任由福建繼續差勁下去。

如果議員認為鄭松泰議員剛才有關"楢山節考"的發言不中聽，想避免這情況，希望長者到內地養老時不會覺得自己很淒涼，便真的要作出區分。對於有自理能力的人安排自己返回內地養老，政府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大方便，但對於沒有自理能力的人，我認為責任始終在於特區政府身上。當局應該讓這些長者在香港安享晚年，鼓勵他們的子女和親戚多些探望，我認為這才是人之常情。此外，我注意到一個相關觀點。

如果有長者連在一段時間內返回香港的能力亦已失去，我可以大膽說句，他其實已失去選擇權。所以，如果輕易取消離境限制，可能會導致一個結果，便是更多失去自理能力、沒有選擇權的長者會被家人送到內地，處於一個心不甘、情不願，並且感到自己十分淒涼的狀況。

至於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我當然同意當中第七點所指，當局"應考慮先將資源投放於本港的安老服務及規劃"。不過，楊岳橋議員在修正案第四點提到支持特區政府優化買位服務，包括殘疾人士院舍和安老院舍宿位。由於這點與我剛才所說"真正的選擇"和想法有所不同，因此我會就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

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很多上一代的長者皆來自中國各地。多位反對派議員剛才反對跨境安老，認為當局應先改善本港的安老措施。我們當然十分贊成當局應先改善本港的安老措施，但我們認為，回鄉安老也是為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提供的一個選項。有議員在討論將長者送返內地時反映出一種"恐中"、"反中"的情緒。

但是，我們所談論的是涉及內地的跨境問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也身負重要角色。

內地面積廣闊，活動空間大，更可能有親友在內地居住，返回內地養老亦不是一個壞的選擇。尤其是，國家正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如果安排得宜，回鄉安老是一件更好的事。香港政府可以與內地政府多進行協商，提供一些安老配套設施。

所以，我認為政府應以更高層次的方式處理。

內地的生活指數現時十分高，在廣東計劃下的1,000多元津貼其實不足以應付內地生活開支。

至於醫療券，現時只有一間由香港大學在福田經營的醫院可以使用醫療券，即使在大灣區......我暫且不提述偏遠的福建或其他地方，例如從韶關或廣州前往該所香港大學營運的醫院已廢時失事。所以，我們建議當局與各城市的甲級醫院作出配對，甚至幫助長者購買家鄉城鎮的基本醫療保險，讓他們在內地可以得到適切的醫療保障。

當局應該在內地護老院購買更多宿位，讓香港長者入住，此舉可以減輕香港長者入住香港護老院舍的負擔。工聯會的內地中心接獲很多相關個案，我亦知道位於韶關的護老院舍可能相對遙遠，較難吸引長者入住。

內地也為長者提供乘車優惠。我記得有立法會議員當年製作了一幅圖表，臚列出各大城市的長者乘車優惠。工聯會的內地中心經過調查研究後發現，很多資料是虛假的。

因此，我希望局長可以與其他政策局處理及討論這問題，減輕在香港工作的子女供養在內地養老的父母的負擔。

不過，我所想的是如何做好此事，讓香港人有更多選擇。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對香港市民亦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香港擁有多項世界第一，其中一項是人均壽命，近年已經超越日本，稱冠全球。市民長壽當然是好事，但人口高齡化亦為香港社會帶來多方面的挑戰。香港的生活指數非常高，算是全球數一數二，衣、食、住、行均十分昂貴，人均居住面積細小，安老設施不足，加上生活節奏急速，有部分香港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長者，退休後均會選擇返回內地鄉下或其他內地城市居住，希望可以住好一些、吃好一些、晚年開心一些。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於2011年進行的統計，當時已經有接近8萬名65歲或以上的香港長者長期或經常在內地居住，佔全港長者人口約8%，這個已經是7年前的數字，現在肯定不止這個數目。隨着國家推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以及陸續在房屋、醫療、福利和退休保障方面，給予在內地生活的港澳居民"國民待遇"，相信未來數年會有更多香港長者選擇在內地安享晚年。特區政府有責任向他們提供協助，因為他們過去為香港付出很多，為香港的繁榮作出不少貢獻。因此，對於梁志祥議員提出的原議案，以及梁美芬議員和黃國健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要求港府落實更全面的福利跨境可攜性安排，推出更多措施便利香港長者在內地求診、入住院舍等，我均表示支持。就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由於他刪除了原議案的部分重要內容，所以我是不能支持的。但是，我認同政府在開拓內地跨境安老服務的同時，也要考慮投放更多資源在香港的安老服務及規劃。現時香港提供適合長者居住的房屋及配套設施時，完全缺乏政策和規劃。本港不少65歲以上的長者，身體仍然非常健康，只要居住單位設計能夠切合他們的需要，提供足夠的社區配套和科技應用等，便可加強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無須入住院舍或可押後入住，真正做到居家安老。

梁志祥議員提出的議案正是希望可讓長者回鄉養老，給予他們多一個選擇，而不是把離港限制強加於他們身上。離港本來也是一種權利，但他們卻因領取"生果金"而不能離港，令他們沒有選擇。我剛才不知有否聽錯，但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朱凱廸議員表示要有"真選擇"，正如他之前所說要有"真普選"。

那就是讓長者無論身處香港或內地，均能有所選擇。

楊岳橋議員今次提出的考慮、考慮、再考慮建議，我認為是一個倒退的方案。梁志祥議員已解釋得很清楚，而我也非常認同原議案中第七項建議，亦即"研究將香港醫療券的應用範圍擴展至內地主要醫院及診所"。

所以，梁志祥議員的建議是從尊重長者的角度出發，無論其籍貫為何，在哪裏居住，均可有多一個選擇。我想告訴朱凱廸議員，這才是長者的"真選擇"。他所說的"真選擇"完全剝奪了長者可享有的選擇，強迫他們必須留在香港養老，令他們不能選擇返回內地，那其實是一個"假選擇"。

我倒希望他成為"真議員"，可以為了令長者有更多選擇而發聲，不要"反中上腦"，為了反中而禍及長者。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而在回歸後，我們也看到特區政府陸續推出相關的便民措施。民主黨認為福利跨境可攜性計劃，如可達致以下目的，我們是會予以支持的。第一，要令大多數選擇跨境安老的長者受惠，並盡可能予以方便。第二，要確保不會本末倒置，以及避免令本港已緊絀的醫療、福利和教育等人手和資源，變得更捉襟見肘。在這前提下，就今天的原議案和修正案，我們看到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第七項，我們認為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不分輕重先後來處理，便會出現很大問題，可能是空有良好意願，因為大家要記住祖國有多大，而香港特區又有多小，所以我們在進行跨境福利可攜計劃時必須量力而為。

第項是"為移居內地的長者購買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讓他們在內地得到適切的醫療保障"，而問題就是如果我們要求特區政府為回內地安老的市民購買基本醫療保險，那麼政府是否應要為居於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在港養老的居民購買醫療保險呢？

就梁志祥議員的議案，我們覺得大部分建議是可予以考慮的，但當中的第八項令民主黨較為擔心。第八項是"參考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模式，在內地主要城市建設由香港及內地合辦的醫院，並採用港式管理，共同為移居內地的長者提供優質醫療服務"。我就此也曾特意前往參觀這間由香港大學營運，以香港模式運作的醫院。我覺得如果香港大學有能力這樣做，其實也是好事，即把香港醫院的管理模式引進國內。

再者，大家知否香港大學的深圳醫院是由誰擔任院長？就是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系主任盧寵茂教授，他是國際知名的換肝專家。

所以，當我們一片好心地提出福利跨境可攜性等安排時，請大家先考慮清楚香港擁有多少資源和人手，不要最終被這點拉倒，令香港市民因而蒙受損失。所以，我覺得整個問題是我們要量力而為，重點出擊，而不是把香港無限擴大至以為可以承托起整個中國，我們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主席，我改變主意，不打算發言。

主席，我本來就此議題沒有很強烈的意見，因為跨境安老是自由的選擇。如果長者無法在香港安老或無法負擔香港的安老服務，因而選擇到偏遠、面積大、飲食便宜、生活費少的地方居住，這是消費者或長者及他們的家庭的決定。但是，政府作出政策介入時，究竟是順應民意而提供便民政策，還是想卸責呢？是否由於香港不能安老，所以才提供誘因鼓勵長者跨境安老？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我依稀聽到鄭松泰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楢山節考》，我覺得這有點言重了。

我說長者要搬遷其實是迫不得已的，他們不一定會這樣做，好像我的母親也是在院舍被人打才離開，否則即使受到委屈，她也寧願一動不如一靜。我十分現實，已經降低對香港院舍的要求。

究竟是空間、服務重要，還是親情重要呢？

他們不想子女負擔太大，如果子女提出跨境安老，他們只會逆來順受，甚至對人歡笑背人垂淚。

由香港人還是"黑工"陪診，價錢是不同的，這是香港存在的現實問題。

但是，這不能夠成為政府不提供合規格、有質素的香港安老服務的借口。

主席，我首先要感謝23位議員就"跨境安老"這項議案提出意見。

其實，香港的保險公司同意納入一些內地的甲級醫院，可以接受繳交保費的安排，所以技術上完全不成問題，只是我們認為有需要將醫院改為採用港式管理，希望得到更多香港市民認同。在這方面，我亦希望不會因此而減少香港的醫療人手。鄭松泰議員提出了一種我認為較可笑的說法，他將"跨境安老"描述為"跨境棄老"。

對於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的修正案，我表示支持，而會反對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只提出了關於各方面的考慮，但對實質安排卻沒有任何開拓性的建議，所以我表示反對。

主席，我再次感謝提出原議案的梁志祥議員，以及提出修正案的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和楊岳橋議員。就這項議案，共有25位議員發言，大家都關心如何進一步支援選擇在內地養老的香港長者。

近年推出的"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長者醫療券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點計劃"等都是一些好例子，但在推出新措施前，政府必須仔細檢視其可行性及預期效果，並確保公帑能用得其所，所以，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謹慎的。

在現金援助方面，原議案建議將"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下高齡津貼的可攜安排擴展至內地其他省市。就此，我必須強調，本港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無須供款，所有開支均由政府的一般收入支付，涉及大量公帑。因此，有關現金援助只應發放予跟香港有長期關連的香港居民，以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長遠持續性。"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只適用於在廣東和福建兩省定居的合資格長者，主要原因是廣東和福建兩省都有較多香港居民居留，移居廣東和福建兩省的長者在地利和社群考慮方面，既可與香港親友保持聯繫，亦較容易得到支援，而且廣東和福建兩省與香港在社會、經濟、交通等各方面均保持獨特而緊密的關係。基於上述考慮，政府沒有計劃將高齡津貼的可攜安排擴展至其他省市。除地域方面的擴展外，原議案也建議把有關可攜安排擴展至其他的社會保障金額，即包括傷殘津貼和長者生活津貼。

此外，我們亦須同時考慮個別津貼的設計。所以，藉此機會，我希望簡單重申政府的想法。在傷殘津貼方面，津貼無須經濟審查，其目的是協助所有嚴重殘疾的香港居民應付因其殘疾情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傷殘津貼申請人須被評估為嚴重殘疾，以致亟需他人協助應付日常生活，而其嚴重殘疾情況將持續不少於6個月。一般而言，傷殘津貼的醫療評估必須由衞生署或醫院管理局醫生進行。現時，大部分傷殘津貼受惠人須定期接受醫療評估。由於其他地方醫生的專業培訓及臨床工作常規可能與香港的有所不同，難以確定他們所提供的醫療評估的標準和質素。因此，目前並沒有讓傷殘津貼受惠人在香港以外地方接受評估的安排，在短期內亦不大可能為此設立新機制。現階段政府沒有打算把傷殘津貼擴展至香港以外的地方。至於長者生活津貼方面，現時每月2,600港元的普通額津貼在2013年推出。

另一方面，每月3,485港元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亦已在本月1日全面實施。由於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只推出了20日，我們還未完全掌握其受惠人數。剛才提及的長者生活津貼，其金額是每月1,345港元的高齡津貼的約兩至三倍。鑒於津貼金額及津貼在香港的申請數目等因素，我們認為如要就該津貼進行任何修訂，必須作小心謹慎的考慮，以確保公帑運用得宜。大家除了就可攜的社會保障金額給予意見外，原議案亦就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各項津貼於領款期間的居港規定提出意見。正如我剛才指出，社會保障金額只應發放予跟香港有長期關連的香港居民，以確保制度的長遠持續性。正因如此，各項社會保障金額都設有在領款期間的居港規定。然而，考慮到部分領取金額的人士或有需要在領款期間短暫離港，各項計劃都設有離港寬限。以公共福利金計劃為例，受惠人每年可獲305天的離港寬限，換句話說，受惠人只需在領款年度內居港不少於60天，便可領取全年津貼。相應的寬限安排亦適用於"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的受惠人，以照顧他們在領款期間短暫離開廣東或福建省的需要，而部分人是回來香港的。我們認為上述安排已在有效分配公共資源和照顧受助長者需要之間作出適當平衡。我們亦留意到原議案建議要方便長者續領"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以免移居內地的長者須每年回港辦理有關手續。在這方面，議員可以放心。按現行安排，定居廣東或福建省的受惠長者無須回港辦理續領手續。社會福利署委任了代理機構協助推行"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其職責包括進行定期個案覆核，以跟進受惠長者的情況，並解答他們對計劃的疑問。主席，在回應有關現金援助的意見後，我們都要看看跨境的安老服務。原議案建議在"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的基礎上，向內地院舍購買殘疾人士宿位和安老宿位，此外，亦建議參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研究為移居內地的香港長者提供居家安老支援服務。政府已就"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完成檢討。整體而言，計劃自推行以來運作暢順。入住長者普遍滿意現計劃下兩間院舍所提供的居住環境和服務，他們亦願意繼續留在內地養老。政府會繼續檢視計劃的運作，然而，現時我們沒有計劃在香港以外地方購買院舍宿位或為移居內地的長者提供居家安老支援服務。另一方面，我們留意到有議員認為在開拓跨境安老服務前，應先將資源投放在本港的安老服務及其規劃。我們認為在兩者並不存在衝突。在發展跨境安老服務的同時，政府會繼續致力加強本港的安老服務，尤其在社區照顧服務方面，以鼓勵長者居家安老。主席，在交代勞工及福利局範疇的事宜後，希望你容許我代表其他政策局，談談他們就支援在內地養老的香港長者的措施。在醫療措施方面，原議案建議研究將長者醫療券的適用範圍由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擴展至內地主要醫院及診所。根據食物及衞生局提供的資料，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是首個在香港以外讓合資格長者使用醫療券的服務點。有鑒於此，政府會密切留意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點計劃的推行情況。

凡於深圳的定點醫院住院的香港居民，如情況穩定，可要求把病歷轉介至香港。深圳方面的醫院接獲要求後，會把相關資料和病人的病歷送交香港的定點醫院，以便跟進個案，而兩地醫院在有需要時會進一步聯繫。在上述試驗計劃的基礎上，醫管局會考慮進一步延伸該計劃的可行性。

我現在請梁美芬議員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修正梁志祥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跨境安老"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我命令若稍後就"跨境安老"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動議修正梁志祥議員的議案。